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1A中，編號1由我提出的修正案，關於"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分目000，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全年運作開支。削減的數額是117,362,223元，相當於將行政長官辦公室全年運作開支削減至只有777元。首先我想指出，在這項辯論中，有14位議員提出85項修正案。

行政長官辦公室這個總目，主要由兩個綱領組成：綱領1行政長官辦公室，及綱領2行政會議。我提出削減的1億1,700萬元當中，有9,290萬元是屬於綱領1的。綱領1包括甚麼呢？包括行政長官薪酬、由九七主權移交一直任職至今的高級特別助理的薪酬，以及自詡香港"白宮發言人"的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先生的薪酬。稍後有議員會特別針對新聞統籌專員的開支提出修正案。綱領1其中一個宗旨是"提供支援予行政長官，以輔助他制定政策和兌現《施政報告》的承諾"。這個是綱領1最大的宗旨。我們用公帑去"養"行政長官，想他做甚麼？

很老實說，過去5年，行政長官辦公室沒有兌現"689"梁振英的施政承諾。在他任期餘下3個月的時間——其實沒有3個月，差不多兩個月多一些——我亦不見得他提出的承諾會得到兌現。五年前梁振英參選的時候，曾經作出的多個承諾言猶在耳，可是，5年過去了，"十劃未有一撇"。

梁振英曾經表示會研究全民退休保障，結果我們得到的是有資產審查的假全民退休保障。

梁振英當選後表示，香港再沒有"梁營"、"唐營"，只有"香港營"。這個思想也潛藏在施政報告當中，但他做了甚麼實際行動呢？過去5年，他透過不同的手段去撕裂香港：透過強推國民教育，一上任便引起國教風波；然後，他逆民意而行，以"一男子"因素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當市民以和平示威方式要求真普選，梁振英向市民發射催淚彈。梁振英事事唯恐天下不亂，結果令香港撕裂成為"藍絲"、"黃絲"兩大陣營。梁振英更不惜"DQ"多名議員，令社會進一步撕裂。在中共不准梁振英連任之下，曾俊華出來參選，成為左、中、右陣營鮮有一致支持的候選人，雖然我不支持他。接着，梁振英便不斷攻擊意圖修補裂痕的曾俊華。

另外，一宗近期發生的事件，也可以讓大家清楚明白"香港營"的失敗，便是"林鄭"當選後，提出在上任前取消一些具爭議的政策，梁振英均一口拒絕。重開公民廣場，連一些建制派議員都贊成，梁振英也拒絕。由他當選後立刻表示要打破"梁營"、"唐營"，建造"香港營"——他只是說——到今日卸任前兩個月，他正在做的事情，一直是大規模搜捕抗爭人士。這是他製造矛盾及撕裂的行為，一而再、再而三違背建立"香港營"的承諾，而行政長官辦公室亦有不少幫兇，例如馮煒光之流，助紂為虐，煽風點火。行政長官辦公室及梁振英另一個破壞施政報告承諾的最顯著行為，就是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2013年施政報告的第197段提到，"我就職時向香港市民承諾，保障市民權益，維護人權、法治、廉潔、自由、民主等核心價值，包容各種立場和意見，並尊重新聞自由。其中，司法獨立及法治不單是我們珍惜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事隔4年多，梁振英不斷向傳媒發出律師信，打擊新聞自由；控告議員誹謗，打擊言論自由；濫用司法覆核程序"DQ"議員，令司法獨立蕩然無存。在梁振英的管治之下，核心價值消失殆盡，而行政長官辦公室亦有份助紂為虐。在餘下的兩個多月，梁振英的工作更與香港及施政報告無關，行政長官辦公室要協助梁振英執行這些與香港施政報告無關的工作，為何我們要撥款給他呢？

其他議員如郭家麒議員及胡志偉議員也提出同樣的修正案，我屆時會支持他們的修正案。

梁振英自今年3月13日成為政協副主席之後，身兼特首及政協副主席。自3月13日至今，除了批評曾俊華及拒絕林鄭月娥的要求外，他很少針對香港的本地事務露面和發言。但是，他卻積極進行一些施政報告沒提及的事務。

我們仔細看看綱領1的宗旨，行政長官辦公室不是要協助行政長官履行其選舉承諾及施政報告承諾的嗎？為何梁振英有自己的承諾不理，現時任期剩下兩個多月都不盡力去做，以兌現選舉承諾，反而將焦點放在大灣區，又強迫港府官員全部聚焦大灣區？

由他出任特首的那一刻，我們都說他沒有資格領取這份薪酬，每年亦有不少議員提出削減其薪酬的修正案。本財政年度的最近數個月，他不務正業，不應該支取薪酬，更不應該獲得政府的支援。總結其5年的特首生涯，有如我在2015年形容他"誠信破產，指鹿為馬，反社會人格障礙，遺臭萬年的殺港兇手"。

梁議員，我動議講稿附錄1A編號2、3及4的修正案，包括：第一，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29,399,500元。

當然，金額其實只是象徵性質，基本上，我們要回到整個財政預算案的討論。我在上次發言時已提到，立法會享有的權力不應只限於提出削減開支的建議。立法會是香港最重要的民意機構，是有最多市民參與、透過選舉而直接產生的機構，應該有權提出增加開支，而提出增加開支的要求，可以令整個香港特區政府的運作變得更貼近香港市民的心意。現在立法會沒有這項應有的基本權力，於是我們要透過提出削減開支來表達我們對現時體制的不滿。現時香港可謂實施行政主導，何謂行政主導？

當然，那時根本沒有甚麼民主可言，在這過程中，整個香港政府的政策重心其實是要如何照顧這一群大財團、銀行、各方面的英資權貴的利益。至於行政會議，便是這一套殖民地制度的直接延伸。時至今時今日，大家可以看看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名單，我們經常說香港在1997年後實行"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但實際上，我相信我們如果真的要作出準確的描述，便只能說這個特區政府從英國殖民地承繼了由行政當局、大財團及銀行共同管治的這種脈絡。

相反，現在的行政當局正正繼承了殖民時代的專權做法，以及以權貴的利益為核心的管治思維。舉例而言，過去數年，行政長官經常說開發土地是重中之重，開發土地可以令市民的生活變得更好，令我們的居住環境變得更好。過去數年，有很多新增的土地供應，特別是私人發展方面的新增土地供應，但是，大家不要忘記，當梁振英上任時，他說新增土地供應是為了甚麼或預期會帶來甚麼效果呢？大家應該還記得，他說他預期樓價和租金不會劇烈飆升，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容易置業的環境，租金亦不會達至要命的程度。

特區政府的關鍵利益在哪裏？關鍵利益便是大財團和銀行的利益，它怎會限制外國或中國的資本湧進香港——不管是消費或作其他用途——以免香港的樓市居高不下？它會否做這些工夫呢？它不會做這些工夫，它一直欺騙香港市民，令他們產生錯覺，以為增加土地供應後，樓價便會下跌，結果增加土地供應原來是為了餵飽大財團，特別是來自北方的大財團。這是完全失敗的政策，政府完全騙取了香港市民對它在這方面的政策的支持。

這便是行政長官很喜歡說的另一項政策綱領，即要大搞基建。

我們犧牲了那麼多環境資源，既填海又刪去綠化地帶，結果換來的是甚麼？把土地賣給地產商，特別是中資地產商，換來的是即使我們做數輩子人也無法負擔的樓價。

社會撕裂不是因為有人出來示威，而是因為行政當局延續了殖民地的獨斷作風，以為自己一定全對，而身邊則包圍着權貴。"老兄"，現在已是2017年，很多西方國家已開始反省自己的代議民主是否可以進一步深化，令國民有更大的認同感。

我們在立法會內的權力固然應該增加，但整體而言，香港市民亦要真正成為這個城市的主人。
我留意到朱凱廸議員剛才動議了他的3項修正案。我請委員注意，在每項辯論中，除了提出第一項修正案的議員須動議修正案外，其餘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除非提出第一項修正案的議員不在席，我才會請下一位議員動議修正案。

如果這些修正案全部獲得通過，將會為我們的庫房節省1億5,000萬元的開支。其實我提出的修正案相對來說非常溫和，因為只牽涉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和行政長官個人在這數個月間其中1個月的開支。與我非常支持的其他議員如朱凱廸議員、郭家麒議員和陳志全議員等提出的修正案相比，其實我的修正案相對溫和。並非由於我認為梁振英做得好，而是這個人應遭受的懲罰絕非減薪或削減開支便足以相抵。他應該要坐牢，但我們在這項修正案只能象徵式地提出削減他1個月的薪酬。梁振英在其5年任內根本罪行滔滔，撕裂香港。如果真的要數算他的惡行，恐怕15分鐘真的完全不足夠。他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齊心一意，不畏艱辛，迎難而上，遇到困難時就要應付，遇上分歧就要包容協調。但他的包容協調是甚麼呢？就是打壓異己、趕盡殺絕，將反對他的人滅口滅聲，這樣的人究竟如何管治香港？

因此，不能連任是他應得的懲罰，但更重要的是要令他滔滔的惡行得到更實際的制裁。他說要多聆聽，多包容，耐心尋求共識。

因此，在2012年7月1日梁振英就任當天，民間人權陣線已經發起七一遊行，當時有40萬人參加，要踢走官商勾結，捍衞民主自由，令"大話精"下台。五年來，這個"大話精"把香港破壞至無以復加的地步。猶幸他經過這5年後無法再繼續他的惡行，但我們也很擔心之後有"大話精2.0"上台。

他"DQ"我們的議員，還有令人心痛的就是拘捕佔中人士，控以嚴重得無以復加的罪名，然後連番政治打壓，滔滔不盡。他不單在政治層面上打壓異己，做法完全不合情理，而在民生福利上，他又有放過我們香港人嗎？

他向盧婆婆承諾會認認真真做全民退保，結果天天"走數"；他向我們承諾會推行標準工時，但如今香港人的工時是全世界最長的。不單長者沒有好日子過，基層年年受苦，就連小朋友也不放過，小三就要考TSA，令小朋友的精神壓力越來越沉重。現在其實只是報章不敢報道，恐怕令事態惡化，但其實基本上每天也有一名學童或年青人自殺。由長者至年青人、基層、小朋友也沒有好日子過的一個社會，究竟是如何得來？全因這個惡魔。就連"2.0"也因為要上台，為了釋出善意也說要取消小三TSA，但這個惡魔有放過我們的小朋友嗎？他仍然要小朋友考TSA，這個人的心腸究竟如何？他說齊心一意去做，究竟是做些甚麼？他經常說自己很受歡迎，齊心一意，服務香港人，結果如何呢？我們很清楚，連小朋友也不會被他騙倒。他落區欺騙小朋友，做"公關show"，想顯示自己很受歡迎，但稍具慧眼的香港人，以及年紀這麼小的小朋友也知道甚麼是嗤之以鼻，這就是香港的真實寫照。語言"偽術家"不知所謂，完全沒有廉耻。不論他怎樣做公關工作，我們香港人也不會相信他，連5歲小朋友也知道梁振英是甚麼人。我稍後才會讀出梁振英的惡行，但如以重點來說，其實網民已數算他5年任內不斷更新的惡行，至今已有140項，幾乎每個月也有兩宗惡行。

這些就是他們所說的齊心一意管治香港？其實即打壓異己，包庇自己人，非常可耻。這個梁振英在政治上完全打壓異己，包庇自己人。因為由小圈子選出的特首只會向權貴服務。他向國際傳媒表示如果由多數人決定，他們便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的半數香港人的支持。如此一來，最後的政治決定就會傾斜到該大部分的香港人。原來他認為將我們的公帑和政策服務大部分的香港人是一種傾斜；原來我們的政策和資源要絕對傾斜到權貴，才合他的心意。他竟可大言不慚地衝出國際，向國際傳媒說出這番話，這種人真的是"面皮成丈厚"，實在可耻。在他任內，令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在他任內，令我們最核心的價值即公平、廉潔和法治的精神完全摧毀。

談到全民退保，其實真的令人痛心疾首。眼看我們的長者已屆暮年，其實生活也是難以承受。我們有如此豐厚的收入，擁有如此豐厚盈餘的社會竟然完全漠視長者的福祉。他寧可豁免差餉和"派糖"，每年派發一百數十億元。但對於我們只要求一次過撥款1,000億元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令所有長者老有所依，這個人5年前已作出承諾，卻仍然"走數"。然而，這5年來，我們的財政預算案卻不斷"派糖"，惠及有錢人。在座很多議員其實也是有錢人，他們的錢其實真的可能多得一輩子也花不完，但財政預算案卻不斷惠及他們和他們的朋友，而基層則三餐難以溫飽。他們有沒有留意這陣子的新聞每天也報道基層長者要到"7仔"倒熱水才有熱水洗澡，因為他們沒有錢交電費和買東西吃。他們沒有人照顧，但由我們的政府和議會一手促成的社會政策卻令這些人繼續受苦，而資產多得一輩子也花不盡的有錢人則繼續有更多錢落袋。這就是小圈子選舉引致的結果，亦是這個惡魔梁振英繼續做出的殘害民生的事情。我們看看他如何優待富人。財政預算案今年350億元的所謂"派糖"，一如既往也是重富輕貧。

我自己居住的社區紅磡區，是一個很特別的社區，區內既有中上流人士，生活舒泰，又有舊區的基層人士。大家會看到長者在街頭撿拾紙皮，又會看到窮困的人吃一些毫無營養、難以接受的過期食物。再走遠一點到果欄，大家會看到長者撿拾別人吃剩、賣剩的爛橙、爛菜。再往另一方走遠一點到海名軒，大家又會看到極富有的人的生活是過得何等奢華。究竟這種社會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們並非希望社會上所有人也相同，但當我們看到如此大的差距，為何我們仍然把這些錢惠及有錢人，令付出青春、一生為香港作出貢獻的長者生活得更艱難呢？我想全港沒有多少人會如此忍心，但我們位高權重的特首、特首辦、行政會議和整個政府也有很多"離地"、連廁紙也不懂買的高層人士非常狠心。

所以，梁振英可耻。
我在這一節發言提出削減行政長官的薪酬，我針對的是梁振英作為特首在過去5年為香港社會帶來的撕裂和矛盾。可能在他的眼中，這些社會撕裂和矛盾均是他作為特首的應有之義，所有對他的批評只不過是反對派斷章取義，強加在他身上，針對他的為人，針對他的施政，針對他的言論。可是，大家試想一下，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如果梁振英在上任時可以信守承諾，兌現建立"香港營"，拋開語言"偽術"，真心誠意為香港社會的未來謀福祉，我相信很多批評自會遠他而去。在選舉期間，梁振英批評他的對手唐英年的僭建問題不可接受，批評唐英年的行為損害了作為特首應有的個人最高誠信。當他被人發現有僭建問題時，他是用甚麼方法來解說的呢？他有否撫心自問，反躬自省，反省自己呢？他當日那種批評，正正是香港社會要表達的，就是不接受特首毫無誠信，不接受特首以語言"偽術"來治理香港。他一起步便犯了最重要、最重要的錯誤，便是告訴香港社會他是一名語言"偽術"的特首，這是他活該的。

這個問題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因為牽涉到整個國民教育的內容。大家看到這套國民教育並非大家想象般要令香港市民、年青一代，認清作為中國國民應要掌握的全部相關歷史資訊，而是選擇性地隱惡揚善，對現政權共產政權歌功頌德，對其他惡行則避重就輕。此事正正反映梁振英心底的價值觀，就是他根本不相信香港社會具有能夠成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的應有獨特性。如果香港事事要以國內省市作為跟從的依據，那香港便無須執行"一國兩制"，香港便會變成一個國內的城市。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國內的城市，究竟我們有甚麼價值呢？我們是否要採取梁振英這次探訪大灣區的訪問團所表達的態度，便是要盡快融入大灣區的經濟發展，爭取機遇，成為大灣區成員的一部分，成為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呢？如果要採取這種態度，就正好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因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於我們與國內城市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有文明社會應該有的對人權、法治和自由的追求，與國際社會接軌的一套普世價值。可是，在梁振英的管治下，這些全被視為不重要的事情。在他眼中，所謂的法治只是整人的工具，他把法治視為可以肆意運用的政治檢控工具；將人權視為大家無休止、無限制地挑戰特區政府的言論，又或如他所說，他亦應享有言論自由，忘記他作為特首必須謹言慎行，以公眾利益作為他發言的依據。

作為政治領袖，作為特首，他的責任是甚麼呢？便是找出方法，令整個社會在這些矛盾對立的討論過程中找到出路，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的做法是繼續火上加油。即使某項問題是整個社會明明已有共同方向，例如特首念茲在茲所說的，就是房屋問題是香港施政的重中之重，但他選擇了與社會對立的方法。他一直說香港社會應讓土地供應趕上需求，要多建房屋，讓市民大眾安居樂業，但當我們指出10年建屋計劃已累積缺口，在公營房屋包括出租公屋、居屋、資助出售的房屋等各種不同類型，總的目標和方向均指向要為香港市民提供可負擔的房屋。可是，從特首到發展局，以至是運輸及房屋局也一直表示這方向不可行，指出當局必須繼續提供土地資源興建私人樓房，透過增加私人樓房供應來遏止樓價升幅。香港只是彈丸之地，當局要將土地分配以應付全球的游資或熱錢需求，試問怎能應對得來呢？從這個角度而言，他在處理房屋問題上沒有對症下藥，結果一直被批評官商勾結，為熱錢、為內地富豪的資金"鋪橋搭路"，在香港找出路。這正正反映梁振英的整個施政理念，除了是目中只有自己外，完全欠缺政策理念和邏輯，他亦欠缺觀察力，無法看見香港社會最應走的方向。

過去5年，我們面對梁振英一直為自己連任鋪路，在他鋪路的過程中，他認為既然得不到社會信任，便要弄出很多事情來挑起社會的對立和撕裂。他將香港社會一直追求的政治制度改變，貶視為向中央、向梁振英奪權的過程。他將香港社會重視的核心價值，視為不值一哂的事情......因此，我認為梁振英在餘下的3個月任期，完全沒有資格領取任何俸祿酬金。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的施政完全沒有照顧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公眾利益。另一方面，他只是將香港視為大灣區或珠三角地區的其中一個城市。他可有想過香港的國際經驗，以及與國際接軌的這種普世價值，正正是中國內地最需要面對和學習的。他所想的只是如何能盡快建立中港接軌的平台，盡快令香港進入內地的生活圈。為甚麼不是以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與國際接軌的經驗來影響國內省市，朝一個更文明、更進步的社會前進呢？這正好反映梁振英心底的態度。在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不能競選連任，但卻可以升官發財，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我一直批評此舉開了一個非常壞的先河，因為"一國兩制"一向的說法是"港人治港"，從來沒有一個說法是，"一國兩制"可以接受中國內地的領導出任香港特區的平衡領導人。可是，梁振英連這個如此簡單和基本、一個維護"一國兩制"的根本也未有考慮。他只顧沾沾自喜，想着自己現在有多威風，既是中國國家領導人之一，又是在香港指指點點的特區政府首長。即使中國領導人提出，特首應尋找方法解開香港社會的困局和撕裂，尋找方法去團結社會，但他仍是反其道而行。不管大家是否喜歡新一屆政府，社會還是提出應採取一些行動來改善互雙對立的局面，例如開放公民廣場、取消TSA等。這些也是善意的行為，可以逐步將社會的矛盾有序地化解，打開這個缺口。可是，梁振英真厲害，他表示這些事情他不會接納，不會考慮。

我們的特區政府和梁振英可否多些尊重香港市民、香港社會的意願呢？如果有些行為和事情是不會影響政府的，為甚麼不做呢？為甚麼事事也要選擇一種對抗和撕裂的態度呢？難道這就是一個合格的行政長官嗎？

主席，我就總目92關於削減律政司司長1,009,000元薪酬的修正案，以及總目21關於行政長官薪酬的修正案發言。香港根據《基本法》，維持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但是這20年來，我們看到《基本法》第十九條賦予香港的獨立司法權、終審權等一直被破壞。原本應當捍衞我們司法制度獨立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與梁振英成為孖寶，律政司成為了所謂"東廠"的打壓工具。在國內有"七零九大抓捕"，在香港又發生甚麼事呢？今天早上，警察拘捕了一批去年11月6日參加反釋法遊行的人士，包括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副秘書長周嘉發及香港眾志、大專政改關注組的一些代表。

這種人怎值得我們支付薪酬，當然袁國強可能不在乎，因為根據報道，他在7月1日之後便會重回他的星級大狀寫字樓，以及與包括湯家驊等一眾圍爐取暖。我們認為他連這3個月薪酬都不應該領取，他是耻對市民交託給他的責任、對他的信任及期望。香港着重三權分立，相當重視司法制度，但是我們看到，在他任內這數年，檢控成為了政治打壓的最佳武器。不過對於政府縱容執法人員的一些事件，他又可以繼續用"嘆慢板"的方式處理。

首先不承認，但是經過一輪的爭持，最後警方才就朱經緯案作出拘捕。前高官王永平先生表示，"律政司司長有憲制責任確保市民對政府在合理時間內作出不偏不倚、無畏無懼的檢控決定有充分信心，體現公義不謹須履行，更要讓公眾清楚看到基本原則"。政府擁有最大的權力，警察有佩槍，他們有許多權力，市民沒有任何能力與他們對抗，因此才需要在法律上尋求公義。

因為人大八三一"落閘"，人大的釋法可以褫奪《基本法》規定香港人享有的普選權，拋出假普選的方案，過分至極，要一個由他們操控的提名委員會挑選兩三名候選人，還要有超過一半人同意，豈不是會產生"777""林鄭"這一個故事。"葉劉"都無法入閘，曾俊華當然一定不可以，因為只要共產黨表示由何人擔任行政長官，便確保在提名委員會中有足夠力量操控所有提名結果，要香港人硬吃這回事，市民可以怎樣做呢？面對這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及其包庇的"689"政府，市民可以做甚麼呢？除了和平的集會、示威、公民抗命，有甚麼可以做得到？任何一個有少許良知的人，看一看這件事的發生，都知道香港已步上失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不歸路，亦都看到這個所謂寫入《基本法》的普選方案，是虛假到不得了，相等於我們經常說的天仙局，你要麼接受這個天仙局，你吃不吃？這個"777"政府仍未上場，大陸北京的代言人已表明沒有商榷餘地，不能再提出政改。我從未見過有人可以這麼無耻和離譜。

公務員已經被政治化、失去政治中立的團隊，律政、司法受到很大的壓力。律政司司長不但沒有盡其責任，維護法治，並且與"689"同流合污。我記得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我批評袁國強的做法，令香港的法治受到傷害，等同於"東廠"的律政司司長是否應道歉，甚至辭職？

香港十分擔心國內的法例可以在香港執行，李波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過，我想提出，大家要看清楚"689"梁振英，他在香港壞事做盡，令所有香港人痛恨這個政府。這個政府不但未曾推行令市民記得的良好施政，我們只看到撕裂再撕裂，打壓再打壓，檢控再檢控，最後數個月，他鑽空子出任政協副主席。大家一直在談論，會否繼"貪曾"後，有第二名特首要入獄呢？不要以為擔任政協副主席便有免死金牌，在國內的政治圈是沒有免死金牌的，前政治局常委、前人大常委會高層和前政協領導人都可以入獄。如果問香港有多少人認識現任的所謂政協副主席，沒有多少人認識，原來有22名，最多只想起董建華、何厚鏵之流。

代理主席，我提出了兩項修正案，而這兩項修正案的要求是我擔任議員20多年來一直都有提出的。我要求的第一項改變，在技術上而言，是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22，即香港警務處，削減8,359萬元，大約相當於投訴警察課全年的運作開支預算。第一項修正案旨在刪除投訴警察課的運作，迫使政府成立一個獨立於警務處的制度，以調查對警察的投訴。第二項是為削減分目103而將總目122削減8,200萬元，大約相當於警務處就酬金及特別服務的撥款預算開支。一般而言，這開支與俗稱的"線人費"有關，但它當然不止線人費，而是一項相當神秘的開支，而且缺乏監察和問責下，我覺得有需要刪除，以迫使政府令這個項目的開支能夠有較大程度的問責和交代。

我希望可以簡單複述一次。

我作為民選議員，接觸很多市民，其中很多曾與警察接觸，而事情最後演變為投訴。

這樣確實令整個社會有較大信心。由市民認為不獨立的機構進行調查，衍生的問題是，第一，市民對調查結果並不信服；第二，即使調查結果認為對某名警察的投訴並不成立，最後社會亦未必認同該名警察真的沒有犯事，是清白的，所以對於警察來說，亦未必是好事。

但是，實際的操作是技術性的問題，在獨立的投訴警察部門，投訴人可以隨時錄取口供，將他的版本說出，然後這獨立機構便會如廉署般展開調查，包括搜證和拘捕等事宜。

如果它是一個獨立機構，便不會發生這種問題。所以，除了形象問題外，還有實質的問題。投訴警察課的制度會令很多投訴人因為考慮到自己的利益，而不願意及早把他們對警察的投訴的完整版本交給投訴警察課。

所以，這並非純粹是形象問題，還有實質的問題。這是關於調查的問題。

政府也知道這樣不行，這個制度沒有公信力，又或是公信力不足，因此要在其上設立一個由所謂獨立社會人士組成的機構，以監察投訴警察課。但是，問題便來了，我們發覺梁振英擔任特首後，近年很多委任也是一面倒。

他累積6年經驗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警監會要與投訴警察課角力。投訴警察課甚麼也說不成立，於是警監會要看看能否從報告中找出漏洞和破綻，迫使投訴警察課改變其結論。

當然，根據最新的法例，監警會可向特首提交報告，因為特首是警務處處長的上司，由特首指令警務處處長改變結論、再作調查或覆檢結論。但是，即使監警會是法定機構，也沒有法定的定案權。他們已是特首委任的所謂社會賢達，是獨立人士，但他們也沒有定案權。

我覺得這是一個極有問題的制度。

再者，監警會人員，尤其是在下層的職員，大多數均不具備調查經驗；換言之，很多人也是所謂行政主任。當然，我無意冒犯行政主任，並非質疑他們有沒有基本的common sense，即常識、常理。

今天，我們知悉有9名示威人士被捕，他們都是年青人。當我們在此和平、冷靜地討論的時候，政治打壓正不斷進行，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在新一屆特首選舉後，正當候任特首呼籲我們要重建較和平理性的氣氛的時候，高壓的打壓卻不斷進行。我不明白這個管治當局究竟想走哪條路，他們所講的是怎樣的大和解。之前，梁振英表示不會有"梁營"、"唐營"，只會有"香港營"，但到了今天，在他任期最後數個月之時，他仍要不斷"DQ"已當選的立法會議員，打壓一些異見者。這一種管治手法是否我們香港人想要，最終會將香港領往一條走向幸福、和平的道路，還是令社會的抗爭、撕裂無日無之呢？

她最初表示裝修及還原辦公室工程須1,695萬元，租金須1,292萬元，薪酬663萬元，而其他開支為346萬元，合共3,996萬元。僅僅3個月的開支竟近4,000萬元，令公眾譁然。之後，稍作修訂，裝修開支稍為減少，但合計仍超過3,500萬元，其中單是保安開支便須72萬元。主席，我們的候任特首僅使用3個月的辦公室的裝修開支，以及裝修後拆卸還原的開支，竟可超過1,500萬元，窮奢極侈。

然而，我們的資源分配就是這樣，候任特首可以在3個月內花費接近4,000萬元。主席，我們且看看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你或許不知這是甚麼——這項服務是協助一些老人家、殘疾人士，或是一些有需要的家庭，為他們提供上門送飯、陪診、家居清潔等服務。這些服務最重要是讓這些體弱長者可以繼續在社區生活，不用被送進老人院。

誰會喜歡5時吃晚飯，8時便要上床睡覺呢？誰會喜歡被規定何時洗澡，或是隔日洗澡呢？

這項服務的單位成本是每月1,926元，1,926元便可以幫助一位長者在社區繼續生活，而4,000萬元則可以幫助1,730名長者繼續在社區生活一年，但當局竟讓候任特首豪花，在3個月內花光。

怎麼可以沒有人照顧的呢？

這正正是今天香港特區的寫照，我們不是沒有錢，我們的錢太多，不知怎樣花。於是，財政司司長便要把錢藏起來，在這個抽屉藏一些，在那個抽屉又藏一些，還設一個未來基金，但我們的公共開支仍要緊縮。

我們的財政儲備有9,000多億元，還未計算其他放在銀行、抽屉底的錢。

如果以我剛才提到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來說，可以為27,691名長者提供足足一年的服務。

根據張建宗所說，所有司局長，包括在座的局長也要落區，我不清楚其他隨員是否也要落區，在全香港各區派發福袋。張建宗表示這絕對不是公關活動，而是關愛活動。

如果我們的制度是公平的，我們何需官員關愛。如果我們的資源分配是公平的，如果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制度可保證我們得到援助，我們幹嗎要官員關愛？我之前寫了一本書，名為《請勿憐憫》。

因為我們的政府根本不是向市民問責。在這個立法會，有市民支持的議員永遠是少數，權貴永遠是大多數。這就是我們今天在特區政府治下的香港，我們的快樂指數較台灣低，較新加坡低，最接近的便是內地。

主席，我提出的修正案編號為132，關乎總目142，要求政府總部削減3,030,469元，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顧問3高靜芝女士的職位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主席，大家知道中央政策組於1989年成立，主要職責是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就公共政策及其他問題提供意見及建議。中央政策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協助行政長官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除從事政策研究外，也以各種方式了解及分析社情民意，鼓勵社會上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和研究，為行政長官主持的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以及擔任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屬下的粵港發展策略研究小組工作。中央政策組亦負責執行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交託的其他工作及任務。主席，我為何要提出削減高靜芝作為中央政策組顧問的1年薪酬呢？

這是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對中央政策組的新定位和期望，亦是她提出的所謂管治新風格下與民共議的精神。她亦認為需要透過中央政策組特別收集青年人的意見，讓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能及早吸納民意，並作出相應的調整。就這些所謂管治新風格和中央政策組的未來發展定位而言，候任特首清楚表明經改組的中央政策組將不再參與法定機構和政府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工作。

那麼，為何現在中央政策組會漸漸變質，由中央政策組變成"中央人士任命組"呢？不知不覺間，在梁振英出任特首的任內，為何政府高層——我相信這是由特首敲定的——會將這項新任務交給中央政策組呢？

如需任何所謂第三者，這個所謂第三者應由公眾參與。候任特首認為她會提出一個所謂自薦計劃，即是說如果市民認為自己適合參與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香港廉政公署或平等機會委員會等，他們可以自薦。我很希望候任特首能真正貫徹落實她這方面的建議。現在再說說高靜芝。

這表示一定要徵詢及包含高靜芝的意見，表示並非可選擇諮詢與否，而是一定要徵詢高靜芝的意見，而在徵詢高靜芝的意見後須包含高靜芝的意見在其中，不能按個人意願提名任何人。這種做法明顯令高靜芝變相擁有政府所有諮詢架構和公營架構在人事任命方面的提名權及覆核權，亦即擁有實質任命權。比較之下，政府最近答覆我時指可以諮詢中央政策組，明顯是一種具欺騙性、意圖令事件降溫的扭曲說法。我希望梁振英自己出來對質，向我們交代，我便會撤回這項修正案。第二封電郵是在11月8日星期四早上由高靜芝自己發出，本來電郵內容只涉及進度報告，看似平平無奇，但高靜芝在電郵中的一句，就顯示了梁振英對計劃的重視及背後動機。

我認為這種做法非常危險。中央政策組應該專注於他們的政策研究項目，而不應該被扭曲，淪為"中央人事任命組"。

一些非常同情並讚譽警察的人士，這就是監警會的任命方式。

當然在法制上或制度上，保安局現時轄下有很多紀律部隊部門，包括警隊、消防處、入境事務處、海關、懲教署、飛行服務隊，當中以警隊人數最多，與市民日常生活接觸最緊密。

以下我要花少許時間讀出一些數據，而我相信局長也很清楚知道這些數據。2016年有49位警員因涉嫌犯上刑事罪行而被停職或離職。所說的刑事罪行不單包括監守自盜，更嚴重的是他們知法犯法，數字是近5年來最高。

就以上罪行，當然建制派的同事會堂而皇之地說只是警隊內有害群之馬，只是冰山一角。二萬八千多人中有四五十人犯罪，他們認為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署方一直強調，必須以零容忍的態度對待警員犯案。而且，我們仍未談及這些數字背後的嚴重程度。其實昨天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也發表了一個報告，報告大字標題寫着休班警員犯法。當然，報告的內容是"小罵大幫忙"，但過去兩個月報道的案件種類卻非常繁多。首先，有一名女子涉嫌偷單車在法院提堂，大家以為這宗事件是關於一名貧窮女子偷單車，但裁判官認為是警員引誘該女子招供，現正在審理程序中。二十六歲駐油麻地分區的警署警員劉智偉，涉嫌多次盜竊警署儲物櫃內的現金共1,300元，而警隊的薪酬在芸芸眾多紀律部隊中最高。不過，當然署方會說，相比去年監守自盜、盜取保釋金107萬元的案件，這宗是小巫見大巫，事實的確如此。另一位有26年資歷的輔警，用偷拍的性交片段勒索在深圳認識的女朋友，被法院裁定不誠實取用電腦，勒索罪成。接下來，將於明年退休的警署警長蔡德祥——這個"鬼馬"了——捏女下屬的面頰、手臂、耳珠，被控普通襲擊罪成。

四十一歲的執勤男警譚永昌，駕駛警車撞到水龍頭後訛稱事發經過，法院裁定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一名警員涉嫌隱瞞欠債狀況，向警察儲蓄互助社申請貸款，被警方以涉嫌欺詐罪拘捕。

一名50歲曹姓休班警員，涉嫌破壞上水村屋外牆圍板，因刑事毀壞被捕。以上種種例子是在近兩個月發生的，我們先不說警員究竟能否稱職，只是問他們能否恰如本分，做一個守法的市民，說起近兩個月發生的事情，局長你也會汗顏。一名警員同事捏女下屬的面頰被判普通襲擊罪成，說出來顏面何存？

但是，先例一開，請問局方如何管理其團隊？

這些事署方自己知道，所有同事都有目共睹，我不是說市民大眾，不是反對派的看法，而是作為保安局局長，你如何管理下屬？

我們細數較早前的事，在2015年時，有警員在處理一宗誤殺案時，冤枉一名智障男士，偽造口供，結果經調查後，原來當中真的涉及偽造文件。與此同時，今年亦有警司、高級督察、探員鍾文浩涉嫌收受黑幫賄款。這4年簡直是香港皇家警察......

凡此種種告訴我們，今天香港市民根本不認為警隊是廉潔正直，精益求精。

說畢警隊這一系列的事件，我們要求扣減局長的薪酬，因為他厚此薄彼，我們暫不談其他紀律部隊，只說一個例子：警隊在所有紀律部隊中被稱為緊急紀律部隊，那消防處的消防員同事為甚麼不是緊急的隊伍呢？處理示威較大火緊急，這是說不通的。這意味着香港的保安局其實是"維穩局"，所以在今天整項的辯論中，所有關於保安局的撥款，尤其是保安局局長的薪酬，為何我們認為要在財政預算案裏完全剔除？因為保安局根本不是保安局，而只是"維穩局"。最後，我姑且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想聽到的例子來作出總結。

所以，最後只希望帶出一點......

主席，我要就"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發表以下的意見。政府裏有很多職員，如果他們的薪酬及約滿酬金能夠被削減，就能夠大快香港人的人心，其中一位名為馮煒光。所以，我稍後的修正案希望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119萬元，削減大約相當於現任新聞統籌專員2017年4月至6月的3個月薪酬開支預算及其約滿酬金"。當然要先談談其實馮煒光過去做了甚麼？不得不提的是，究竟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的職務是甚麼？

上述7個職務，我敢膽說馮煒光差不多全都取得零分。

馮煒光為梁振英處理公關事務，曾造成不少公關災難。大家知道新聞統籌專員近乎政府和特首的公關，公關製造公關災難，很多市民都不知他在做甚麼。香港人繳納的稅款真的花得很冤枉。

2015年12月下旬，有人發現梁振英的Facebook帳戶與多名性感女郎結成朋友，引起熱話。

當時負責管理梁振英Facebook帳戶，又兼為新聞統籌專員的馮煒光大為緊張，喊冤被屈，說是有人以改圖來"屈"特首。

過去，他處理的所有公關災難都好像越做越亂，梁振英真的"多得佢唔少"。他唯一一句有趣的對白是"我是白宮發言人"。白宮發言人職位於1929年設立，現時的發言人為第三十任。

這位白宮發言人上任短短日子，已經為特朗普帶來不少公關災難。第一，特朗普第一天上班，這位白宮發言人便像馮煒光般大發雷霆，責罵記者，然後把自己處理的一個新聞發布會的有關數字說得"美輪美奐"，強調無論現場還是全球通過直播收看的觀眾都是史上最多，是歷來最龐大的就職典禮，無可爭議。如果把他這種說法套在馮煒光身上，也像是馮煒光本身會說的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馮煒光以往推崇、宣傳梁振英的時候，會說"我親眼目睹梁振英落區大受歡迎，亦拍攝了照片"。

第二，這位白宮發言人很喜歡用另類事實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最佳例子莫過於當黃碧雲議員揭發鉛水事件的時候，馮煒光不單沒有做政府人員應做的事，去承擔責任，反過來說："黃碧雲議員，為何你們知道這個消息一段時間都沒有公布？

"完全諉過於人，最喜歡用不同角度解釋事情來詆毀別人，抬高自己。這種方法能夠幫助梁振英嗎？

我剛才介紹的白宮發言人斯派塞有一項有趣的特點，就是原來他寫新聞稿時很容易打錯字和打漏字。大家都知道，馮煒光算數字有困難，例如他曾說："只回答3個字：不予置評"。大家就知道他們兩人非常相似。說畢這兩位人士後，我究竟要帶出甚麼信息？老實說，新聞統籌專員的真正職務就是我在發言之初說的七大職務。他應該要與記者、傳媒和市民保持良好關係。一個優秀的白宮發言人最佳的評分指標，就是沒有新聞，只是負責傳話和發言。當圍繞他出現新聞時，意味着他造成了公關災難。

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梁振英的Facebook帳戶被發現加入了一個名為"支持梁振英！

究竟我們是否仍要支付他2017年4月至7月的薪金和約滿酬金？

我對"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的意見到此為止。另一邊廂，主席，我會就"總目163—選舉事務處"表達意見。

發生了這件事情，當然要好好跟進，但我感到現時的進度非常緩慢。跟錢有關的事情，而我非常不滿的就是他們在事後的處理方法。

我們討論削減馮煒光的薪金和追究選舉事務處豪花納稅人的錢時，仍然可以問他們的預算是否很寬鬆，其實我很想在餘下的少許時間說一說，究竟香港的基層市民正在面對甚麼事情？立法會討論高官增薪的同時，我們失去"N無人士"津貼。智障人士牙科服務的先導計劃3年期滿，但沒有消息指政府會把它恆常化。在民怨沸騰下，政府才勉強將智障人士牙科服務計劃延長1年，但至今仍未知道這項服務還可否繼續發展。我們看到，很多時候政府對於基層市民所需的服務，完全沒有關顧。在昨天辯論時，我們說過我們不服氣為何要耗費6億多元舉行回歸活動、派福袋，但卻罔顧市民——最基層、最弱勢、最無聲的朋友——的需要。他們可能連一餐溫飽也沒有，而我們卻把錢豪花在這些政府冗員、"大白象"工程和不斷超支的項目上。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政府未來不再亂花公帑，因為我覺得行政長官辦公室真的在亂花公帑。我們搜集了一些資料，顯示馮煒光在過去任職政府的3年半中，一共收取1,072萬元公帑。如果沒有這職位，我們可把這1,072萬元公帑用於基層，幫助弱勢社群；又或我們在不同的分項支出上努力爭取削減一些金額，聚集力量，集腋成裘，用於基層，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為民的政府。

對所有這些削減項目，我絕對支持。現屆政府每年的財政預算案均予人一種感覺，便是全無新意，令人十分失望。很多時候，我們批評政府即使有巨額盈餘，但應花不花，相信大家過往對於這現象已習已為常，見怪不怪。

但實際上，大家不用多想，我說的所謂大手筆，其實是政府竟然動用6億4,000萬元作慶祝回歸的開支。

共有超過300項活動，但是，這300多項活動聽起來十分奇怪，其中包括"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這竟然與回歸有關，我真的想不通；還有"親子一日遊"，舉辦親子活動無妨，但說是為了慶祝回歸，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這點才是最重要的，主席。

原來有6,700萬元是宣傳費用，我很擔心，其實亦無需擔心，因為事實上，這些宣傳必定是為了粉飾太平，只展示我們美好的一面，壞的一面則完全不提。

因為政府的宣傳和展覽是要讓社會人士知道原來香港一片繁榮，人人安居樂業，好像大家都中了六合彩般，全部高高興興。不過，大家都知道這是極為"離地"的，而事實上，是"離地"得令大家有種羞耻的感覺。

主席，你說政府是否真的"離地"和沒有廉耻？說到老人家，現時老人院舍宿位嚴重不足，每年有數千名長者輪候宿位直至離世也輪候不到，這樣是尊重他們嗎？至於年青人，他們不斷面對壓力，有競爭的壓力，也有考試的壓力；考試對年青人構成重大壓力，而他們則變成考試機器。年青人經過多次考試，捱到畢業，以為畢業後找到工作便能組織新家庭，豈料畢業後，卻可能買不起樓，即使買得起，也會成為"樓奴"，幾乎一生一世為了供樓而工作，將自己的興趣和理想完全放在一旁，這樣還是否稱得上讓年青人有希望和理想呢？說出來，大家都會問這是否真的？主席，就慶祝回歸的整個項目來說，我想問政府，究竟從1997年回歸至今這20年來，又或者不說那麼長的時間，只說剛過去的5年，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值得香港人開心呢？有甚麼值得我們慶祝呢？我先談談貧富懸殊的問題。我們看到貧富懸殊的問題一年較一年嚴重，堅尼系數不斷攀升，由回歸前的0.518上升至現時的0.537，創歷史新高。貧窮人口亦不斷增加，突破了134萬人。有多少人住在"劏房"？超過20萬人住在"劏房"。

沒有，仍然只有5.7平方米，更有超過1,000人露宿街頭，受盡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另一方面，我看到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峻，但政府對於人口老化問題有何政策？

政府可以很安樂地為16萬名公務員提供39間牙科診所，但110萬名長者卻只獲11間牙科診所提供服務，而且這些診所並非每天應診，每星期可能只開一至兩天，甚至只開半天。

我們看不到政府動用公共開支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使他們能夠脫貧。

住屋問題更不消說，現時樓價攀升的速度真的令人嘆為觀止、大開眼界，簡直比特首梁振英上位做政協副主席還要快。我們看到現時的樓宇越建越高，樓價亦越來越昂貴，昂貴到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香港已經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難買樓的城市之一，樓價與入息比率高達35倍，遠遠拋離其他城市，即是說，一個收入為本地入息中位數的家庭，要不吃不花費35年，才買得起一個面積數百呎的單位。這種情況已經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他上任接近5年，在這5年來，他最擅長搞政治鬥爭。

社會撕裂，社會的民怨不斷加劇，而行政立法關係前所未有地惡劣。他為求保護自身利益，採取各種不同手法不斷搞分化，製造社會矛盾，將香港弄至一團糟。

事實上，"民不聊生、社會撕裂、政府無能"，就是這20年來的真實寫照，而在宣傳短片中，當然看不到實際情況。我們舉辦慶祝回歸活動，只是歌舞昇平。其實，如果要真正面對回歸，我認為政府應該帶遊客去看看香港的真實情況，例如參觀"劏房"、探訪露宿者或參觀200多呎的"棺材房"，看看香港人的生活如何不受尊重，我覺得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又例如參觀橫洲、菜園村等地方，看看村民如何遭地產商和政府迫遷等，這些才是香港的真實情況，但宣傳短片當然不會展現這些情況。既然如此，為何我們要撥款給政府進行所謂"歌舞昇平"的宣傳呢？主席，回歸20年，我剛才說過，有甚麼值得我們高興呢？我們花費6億4,000多萬元舉辦慶回歸活動，令人感覺只是粉飾太平、歌舞昇平、不知所謂。事實上，很多長者根本沒有良好的居所，智障人士亦沒有受到照顧和尊重，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處理的。如果這6億4,000萬元不是用來搞這些粉飾太平的活動，而是用來幫助這群人，情況便很不同。

如果花在這些服務上，我覺得會有更多人"拍爛手掌"。

這筆錢，我覺得真的可以稱為"愚民開支"，"愚民"是愚蠢的"愚"，我覺得政府不應該再這樣做。我認為政府，特別是特首梁振英，不應該再為"擦鞋"而花這麼多錢，浪費納稅人的公帑。其實，說到"擦鞋"的情況，我覺得特首在"擦鞋"方面非常成功，因為在過去數年，大家可以看到，無論在施政報告或其他事情上，他經常"擦鞋"，不斷獻媚。

他月薪20多萬元，職責是扮演"小丑"及製造公關醜聞。

梁振英用人的方式，我覺得一定是前無古人，但日後會否有人跟隨他的做法，就不得而知了。

我先說廉政專員白韞六先生。主席，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早前的民調結果，市民對廉署的滿意程度跌至眾多紀律部隊中最低，只有63.2分。過往廉署是多個紀律部隊當中聲望最高的，看到廉署的聲望跌至今時今日的局面，我與很多市民都非常痛心。廉署的聲望備受打擊，公眾對香港廉潔程度的評價亦跌至10年來的新低，2016年只有5.95分。民調亦顯示，"希望香港成為廉潔乾淨社會"成為最多受訪者的新年願望，由2004年的6%急增至2016年的31%，足以證明公眾對廉署以至香港廉潔的憂慮。白韞六專員在廉署上任數年，起初我一直觀察他的工作，我以為他不熟習廉署的情況才鬧出笑話，例如在2013年湯顯明貪腐事件爆發之後，同年年尾廉署收到的貪污舉報數字急挫超過三成，當時白韞六怎樣說呢？他否認這與湯顯明事件有關，說有市民認為今年的投訴數字減少可能與反貪意識增強有關，是好事。我從來未聽過如此荒謬的解釋。過往廉署的舉報數字通常比較平穩，除非經濟有大起大落的情況，否則不會出現有三成急跌的情況。其實，湯顯明事件對廉署的傷害是非常明顯的，白韞六專員作為新任的廉政專員，他沒有需要去揹起湯顯明這擔子，為甚麼他要淡化事件呢？我當時覺得很奇怪，心想是否白韞六的判斷力剛巧在那一刻稍差一點呢？接着發生的事情令香港社會以至國際社會非常震驚，也就是廉署人事大地震事件。

眾所周知，李寶蘭女士在廉署工作近30年，具非常卓越的反貪工作經驗及成績。在廉署中亦廣受廉署人員的尊崇，但不知甚麼緣故，在李寶蘭女士署任廉署執行處首長職位近一年後，在毫無先兆之下突然終止她署任這職位的安排。這決定不單引起李寶蘭激烈回應，很快便已經離職，離開她服務近30年的廉署，更引致廉署高層大地震，多名高層人員先後離職，令廉署人員非常震驚，很多人員拒絕出席廉署的周年晚宴，令一年一度本來是員工與管理層聯歡的唯一活動也要取消。

過往白韞六領導入境事務處，我不知道他工作成效如何。但是，他領導廉署可謂一塌糊塗。有人告訴我，在他作為專員的時代，廉署進入了一個黑暗時代，廉署的聲譽亦備受打擊。在這情況下，白韞六其實不應繼續留任廉政專員這職位，一早應該要問責下台。

在這情況下，他怎麼可以繼續向我們收取每月近20多萬元這如此優厚的俸祿呢？有報道指他可能會在7月1日後離任，屆時會有新的廉政專員。我不知道這些報道是否屬實，但如果他確實能夠離開廉署，將可給予廉署一個重生的機會。在出現李寶蘭風波的時候，有來自廉署的消息披露，在廉署高層人員的會議上，很多高層人員質疑白韞六終止李寶蘭署任的決定，白韞六的解釋無法說服在場的一眾廉署高層人員，有人包圍白韞六，直截了當地叫他離開，不要再留在廉署，這情節較"寒戰"的橋段更戲劇化。作為紀律部隊的首長，他居然被其下屬的下屬的下屬包圍，要求他下台。我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曾當面詢問白韞六這件事，他也只是採取迴避態度，不敢直接回應。我認為白韞六可以為香港廉潔做的最後一件事，便是問責下台，而既然他不肯問責下台，我唯有透過今次的修正案，希望代表市民向他發出一個相當清楚的信息，便是廉署不再需要白韞六，請他早點離開吧。為了香港的廉潔和廉署，請白韞六盡早離開廉署，他拖累廉署已拖累得夠了，我們對他已忍無可忍，請給予廉署一個新機會，重新開展數十年來相當成功的反貪工作。

其實，他在處理政改一事上做得一塌糊塗，亦沒有準確反映香港人對普選的強烈訴求。此外，在他領導下的選舉事務處居然可以遺失全港300多萬名選民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和地址。局長在回應這事時只是道歉，而且也是在事發近一星期後才走出來道歉。

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權力相當有限，我只可以透過今次辯論，表達我們對於這些官員的不滿。我亦清楚知道，我們這些修正案不會獲得通過，因為立法會的組成並非全由民主選舉產生，一眾建制派議員一定會站在政府的一方，維護一眾官員的薪酬，維護他們的錢包。儘管如此，我們也要透過辯論指出我們的不滿，表達市民的聲音。我希望電視機旁的市民聽一聽我們的論據，我們是很清晰地希望有一個真正問責的政府、一個向市民交代的政府、代表市民的政府，而唯有透過普選，才能使立法會和未來的政府真正代表香港市民。

今天，我想討論的是總目122。基本上，數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均涉及削減或取消香港警務處的各項開支。

我認為香港社會現行的制度，無論是在經濟、法律及自由度方面，仍然有很多優勢，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當我們批評現時的撥款項目時，我認為大家要從合理的角度出發，這可能更能說服公眾及持不同意見的同事。梁耀忠議員發言時提及多項民生議題，例如牙科，這也是我們一直關注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大家沒有很大分歧。鄭松泰議員提到要增加消防處的資源，我認為我們也認同消防開支一定要增加。

我們討論撥款時，應要符合現實。

我也計算過，由1927年至今，已有36名消防員殉職。我們亦深刻記得，去年、前年，甚至是在石硤尾火災中，也有消防隊目殉職。

因此，客觀而言，不論哪個行業也會有害群之馬，對嗎？

在那79天，我相信香港警隊已向國際社會展現了優秀和克制的一面，在高度壓力下，他們基本上沒有做錯。大家想想他們是如何遭人侮辱。我現在還記得，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當日表明要癱瘓警隊，要讓多名警員抬走他們，讓警員抬到手軟，無法執法，然後中央便會就範，無緣無故的把警隊作為他打擊的對象。

我們應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是否要特意令警民關係更惡化呢？

這對香港有好處嗎？他們的工作是維持治安。

大家有事時，還是要找警察協助。

大家知道他們是需要應有的尊重的。

我認為香港的法治社會，是由很多人數十年來一起努力建立的，警隊有很大的貢獻。

我認為香港警察已很努力。

他們表示今時今日在香港擔任警察是很大壓力的，因為現在人權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他們也知道要克制，大家無謂要迫他們犯錯。我認為應將心比己，不要這樣做。

我認為警隊應要調查是哪些人做，是哪些人發動。

至於購買水炮車一事，我知道一開始時曾被否決。

在此，我再三呼籲，香港社會是一個合理的社會，我們不應鼓勵市民將警隊放在對立面，即使有政治理由，也不應這樣做。警隊是維持治安的隊伍，我們應當珍惜香港的警隊，要將尊嚴還給他們，要給他們合理的工作環境，從而令優質年青人願意加入警隊。不論是在法律、政策、公眾及青少年教育方面，我認為我們也有責任這樣做。我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政治理由而全盤否定我們的警隊。

誰可以不准別人批評，是"批評-free"的呢？特別是就大眾知情權來說，在現代社會中，我們講求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我們說的是追求事實，最好便是能夠得到真相。

我今天要說的是資訊自由法。

眾所周知，這法例可以防止政府濫權，然後看看它有沒有貪污的情況，但香港偏偏沒有這法例。那麼，《公開資料守則》又有沒有用處呢？

它說根據《版權條例》，該份協議是政府的康文署與新世界發展的一個合作的作品，《版權條例》規定是有版權的，所以不可以到處發放，大家說這是否笑死人呢？於是，在1個月後，我向申訴專員投訴，我說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令我相當不滿意，究竟公眾知情權、事實和真相到哪裏去了？很可悲，申訴專員用了幾乎1年半的時間，在今年3月31日回覆我說我的投訴裁定成立，康文署這種做法是不對的，他們會繼續為我跟進。你說這是甚麼《公開資料守則》？甚麼都是你說的，這是甚麼政府？當然，還有一項檔案法。

更甚的是，最近出現一連串拘捕行動，將政治檢控變為政治迫害，這一大串的"大龍鳳"必定有政府檔案和紀錄，即使是機密，30年後也可以"出土"，但現時政府極速地即時銷毀，我們如何知道它銷毀了甚麼？

在2012年，梁振英很急切地想當選特首，用盡一切方法弄走唐英年，搶他的票。

還有兩個月壽命是指他的政治生命，中英文你也應該懂得吧。資訊自由法到哪裏去了？檔案法又在哪裏？這樣的政府真是極為可耻！

代理主席，我會就"總目151―政府總部：保安局"的預算開支進行討論。身為社福界議員，我當然經常為青少年服務，並且與學校社工、外展社工，以及專門提供濫藥服務的同工接觸。因此，我特別想討論保安局的校園禁毒工作。保安局其中一項主要綱領是制訂政策和計劃，打擊本港的販毒及吸毒活動。保安局的目標非常清晰，旨在防止和撲滅罪行，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以及打擊販毒及吸毒活動。保安局的禁毒工作亦因此變得天經地義，如果有人質疑該局的工作，便會被人扣帽子，甚至提出"有沒有搞錯？難道社工鼓勵別人吸毒？這些批評就像陳志全議員去年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時被扣帽子一樣，被批評削減消防開支。這是我與一些外展社工數年前在禁毒常務委員會大力推行社區驗毒計劃時汲取的經驗。我十分認同朱凱廸議員的看法，立法會不應被視為橡皮圖章或提款機，也不應像演樣板戲一樣，行禮如儀或不假思索地通過政府提出的政策。議會應該提出理據進行辯論，讓不清不楚的細節越辯越明。在4月11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上，我仍然看到這種情況。禁毒專員當天匯報2016年校園驗毒報告時，建制派議員毫無質疑一致讚好。

我重申我並非否定禁毒工作的重要性，而是想再重申我希望公帑用得其所。平心而論，單憑是否驗到學生吸毒來決定禁毒工作的成效其實不太公平，但當我仔細閱讀報告結果的時候，卻發現有97.1%的學生表示未來兩年不會接觸毒品。前測和後測的結果一致究竟說明甚麼呢？既然如此，為何要進行校園驗毒？即使不進行驗毒，也有97.1%的學生表示未來兩年不會接觸毒品，而且驗毒結果都是一樣。整份報告寫得美輪美奐之餘，研究小組也已經建議繼續執行該計劃，並且會提高未參與學校的參與慾。

第一，超過七成家長表示支持及同意驗毒計劃，但只有15%的學生參與簡介會及宣傳活動。當中年青學生的參與度較高，尤其以中一學生最為踴躍，參與度達六成。這情況某程度上反映中一家長只是盲目支持計劃，而且中一學生自主能力較低，在"重控制不重人權"的制度下，便成為參與或被迫參與最多的級別。由於家長不能像政府部門或立法會議員仔細閱讀有關文件，政府官員更不應玩弄數字，誤導公眾。第二，2015年首次吸毒的平均年齡為18歲，2016年首次吸毒的平均年齡為19歲......

我提醒委員，這一節的辯論應圍繞修正案建議削減撥款的服務的政策。

謝謝代理主席，我快要說到削減2,000萬元的建議，我也會作出討論。我剛才提到2016年平均首次吸毒年齡是19歲，但之前也提過最踴躍參與驗毒計劃的學生為中一學生，即12歲、13歲或14歲的學生，而且97.1%的學生表示未來兩年不會接觸毒品，凡此種種是否顯示計劃根本沒有對準對象？

校園驗毒計劃旨在提升學生的抗毒能力，而評估目標主要針對自我認同、認識毒品的相關知識及認識毒品的風險。

他認為基於這項計劃的設計，驗到吸毒個案的可能性根本是"零"。現時有學生濫藥的學校不會參與這個計劃，而參與的都是一些Band 1學生。禁毒處這項2,000萬元的撥款......

我認為這項撥款太多，因而造成浪費。

雖然相對其他以億元計的撥款而言，這項計劃涉及的款額較小，但見微知著，其背後"假戲真做"的犬儒心態值得關注。我不想這項政策只具象徵性，讓大家繼續假扮關心、假扮驗毒、假扮有成績、假扮已經盡了力。

所以，在綱領1方面，我想不論是建制派或民主派均有共識，便是現時的預算開支是不足夠的，應該大幅提高，特別是對於地區直選的議員。

代理主席，很簡單，例如我們要提出一項政策，如果我們沒有到過現場進行實證研究和科學化的民意調查或統計，我們怎會有強而有力的基礎提出我們的想法，從而說服政府？因此，梁國雄議員提出削減整個議會事務服務的預算開支，我會倒過來提出增加，特別是在資料研究方面，我認為應該擴闊至其他類型的研究。這不是題外話，我想讓市民了解立法會同事的工作其實做得很好，指標中有一項"政策事宜及時事專題資料庫內新設/修訂/更新的議題數目"，2016-2017年度的預算是396個。立法會網站設有個別政策事宜資料庫，我認為全港也找不到另一個公權力機構做得好像立法會般那麼好，就不同政策從頭到底地整理，很詳細，也很多元化。我們要提供更多資源，以涵蓋更多議題。

我請他們作專題研習前，先到立法會網站的個別政策事宜資料庫，找出他們感興趣的議題。接着我想談及的同樣是綱領2。立法會今年8億4,000萬多元的預算開支中，有關議會事務服務的是大約4億500萬元。

如果他們被外判公司辭退，立法會可以置身事外。我覺得這種情況非常不理想，無論是清潔員工、IT部門的員工、負責拍攝的員工，全部都是令立法會可以順暢地運作並為市民提供服務的人，我們無分高低。

今年的預算案並沒有處理這事，我希望政府當局和本會同事都聽到我的意見。最後，我想提一提綱領3法律服務。

主席，我的發言是關於我提出的修正案，將總目142削減1億1,900萬元，大約相當於中央政策組全年的運作開支。

主席，大家都知道，中策組成立於1989年，當時是港英年代。它的職能其實屬於智囊性質，主要職責是為當時的港督，而於回歸後，則為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就公共政策和其他政策及政治和社會問題，提供意見及建議。但是，近年有關中策組的爭議不斷，其功能和組成以至成效，均遭社會人士詬病。1997年前是中策組的所謂"顧汝德時期"，中策組邀請各方人士擔任全職或非全職顧問時，是有一項標準的，就是希望盡量廣納社會上的不同聲音、不同黨派及不同階層，目的是甚麼？其實並非要擺甚麼政治姿態，而是因為若要發揮其職能，便須收集社會上的不同意見，從而作出準確、全面和如實的分析，向政府提供意見，用以制訂針對有關問題的政策。但是，今天我們看到情況變得很差，尤其近數年，我們看到中策組變成建制分贓的場所，非全職顧問主要是"梁粉"或"富二代"的建制派成員。我們經常聽到有批評指他們開會的心態與回歸前的顧問不同。事實上，我們還能有甚麼期望呢？因為他們並非如我剛才所說的"顧汝德時期"的成員般，有各自的背景或灼見，代表社會各階層或精於某些學術分析；現時的中策組成員基本上均有很強的政治聯繫。其實自梁振英上台以來，在各個諮詢委員會均有這種傾向，把職位委派給自己的"梁粉"，作為一種政治酬庸。我覺得最不幸的是，協助政府制訂和推動政策的中策組，作為政府的智囊團，竟淪落到如斯地步，難怪政府的施政處處碰壁，被人批評。邵善波上任後，更將中策組的職能重新定性，他說中策組應該作為政府的政治打手，而網上的監控工作亦應該由他們進行。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中策組既然是政府的重要宣傳工具，為了鼓動民意，抗衡反對派及反對政府的民意，他揚言中策組要主動出手，操控輿論。他的具體說法是現在他們沒有這樣做，但是他覺得整個政府應這樣做，要令民意受到他們的左右。

主席，立法會前任主席曾鈺成就這點也有些灼見。我翻看一些資料，讀到前主席曾鈺成的意見，他認為中策組不應該淪為民調機構。

這是她親口說的，她指中策組的透明度不高，市民對他們的工作欠缺認識，是時候檢討他們的工作。連候任特首也這樣說。過去5年，在梁振英麾下的中策組究竟做過甚麼呢？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和公眾均感覺到它只不過是一個高級"梁粉俱樂部"或"密室俱樂部"，做事沒有透明度，不知它做些甚麼；甚至它進行的民調，它亦說明不會公開，而我們亦沒有見到其成效。

過去5年，它可曾為政府出謀獻計？為何處處碰壁，處處"踩地雷"呢？

可想而知，其實我剛才所說的並非無的放矢。很明顯，中策組的工作既不透明，亦沒甚麼成效。自梁振英上任後，截至2016年5月，中策組一共進行了207項民意調查，單是民意調查便花了2,000萬元。

最近政府又再進行民調，這不是很鮮活的例子嗎？主席，根本整個中策組的工作架床疊屋，重複又重複，對政府沒甚助益。我翻閱我提及這數年的研究報告，發現有一個名字很值得告訴大家知道，便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原來在2014年至2015年，該中心就輿論與時事民情，具體名稱是"傳媒時事輿情研究"，獲取了772,800元。

主席，這些資料給予我一種感覺，這好像是圈養計劃似的，這些與政府或北京有親密關係的組織，基本上每年從我們納稅人的口袋定期出糧，產生出如此虛無的時事焦點議題研究。老實說，主席，這些研究如果認認真真地做，我亦不太反對，因為外間確實有許多真正的政治顧問能提供意見。但他們每年須領取七十多八十萬元，而最近這兩年還固定領取811,440元，一毫子也不缺少，主席，這給我的感覺很明顯，它是一種變相的定期出糧圈養計劃。

鑒於中策組現時這種格局和組合，而當中這一群所謂顧問其實都是親政府陣營或"梁粉俱樂部"的成員，縱使她真有決心改弦易轍，要換掉所有人，也絕非易事。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政府找人擔任局長或加入其班子亦甚困難，而中策組屬政府班子以外的顧問，我相信亦不會容易找到人選。在這情況下，我看不到她有任何機會可以做到甚麼。更可笑的是，候任行政長官自己亦只將中策組視為在不同政策局及不同持份者之間的協調者；說得白一點，是多餘的。她之前不是曾表示自己作為政務司司長的時候，擁有自己的辦事處和團隊，若有經濟項目，便會自行諮詢經濟顧問？其實有甚麼緣故要架床疊屋？主席，我在我的開場白提到，花費接近1億2,000萬元聘請這些人擔任所謂政府顧問，但很明顯，他們的組成及性質在回歸後已逐漸變質，到今天只變為一個"密室俱樂部"。

如果她的鴻圖大計不成功，我們便須每年繼續支付1億2,000萬元予這一群低水準的政治打手。

因此，主席，我建議取消這項撥款。

主席，我今年提交了67項修正案，你批准了45項，在這45項修正案中，我精選了兩項，希望建制派議員可以積極考慮支持。其中一項是修正案編號159，"總目156―政府總部：教育局"，不屬於這場辯論，是要削減TSA小三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的試題印刷費，是很精準的。我知道很多建制派議員均反對TSA，所以在第6項辯論時，我希望大家會留意。另一項是我即將要發言談及的修正案編號174，"總目163―選舉事務處"。有關選舉事務處這部分，只有兩位議員提出修正案，包括郭家麒議員和我。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是削減相當於選舉事務處個人薪酬下薪金的半年預算開支，牽涉4,000多萬元。如果大家覺得這項修正案"太辣"，我的修正案值得大家參考。我要削減的是相當於總選舉事務主任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以及首席選舉事務主任2017年4月至12月的薪酬預算開支。可能有些建制派議員會說，如果支持郭家麒議員削減整個選舉事務處半年預算，那麼如何舉行補選？

她說民建聯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開會時提出一項議案，要強烈譴責選舉事務處遺失380多萬名選民資料，這就是做事了。我當天也支持民建聯，那項修正案仍放在我的桌上，由黃定光議員提出，張國鈞議員及劉國勳議員和議。我聽完那大嬸說不要"拉布"，應該為市民做點事後，我一直在想，其實那次民建聯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這項修正案，我們全部支持，印象中全體委員均支持，但支持後又如何？

正如大家知道，我們每天也在事務委員會提出修正案，建制派提出，民主派也提出，有時候會互相支持，因為無傷大雅，為何無傷大雅？

我知道建制派在房內在電視上觀看我發言，無須召喚他們下來。如果我有說得不對之處，大家可以下來發言駁斥我，但我覺得我今次提出修正案，削減該兩名選舉事務主任的薪酬，真是合情合理，全港市民都應該支持，因為該兩名選舉事務主任，包括該名總選舉事務主任，以及特別為特首選舉聘請的首席選舉事務主任，最少犯了6宗罪。第一宗罪：違反基本常識邏輯，嚴重失職。在3月27日，選舉事務處職員發現，放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兩部電腦被不法分子偷走，其中一部載有380多萬名選民資料。這宗新聞一經報道，全港譁然，選民質疑為何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要動用內存300多萬名選民資料的電腦？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負責今次特首選舉的首席選舉事務主任責無旁貸。

根據當年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文件，該名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主要職責是籌備及進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監察選舉部4個分部的工作，最重要是負責綜合整理、審視及修訂主要選舉的應變計劃。當年新增職位時寫明，他要處理應變計劃。大家可能記得，亞博館那間房間就是特首選舉的後備會場，亦即應變計劃的一部分，絕對是這名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工作範圍。這位首席選舉事務主任是否絕對應該知道，甚至指令他的同事將那數部電腦放置在亞博館的房間之內。當議員不斷追問，1,200人的選舉何故要用300多萬人的資料，初時他們如何回答呢？總選舉事務主任及首席選舉事務主任表示，因為有時有些非選委的市民會像盲頭蒼蠅般到達會場——對不起，主席，我提起都發笑——因此要用300多萬名選民資料來核對他們是否選委。

可能很多市民以為這個假普選是真普選，會衝入去投票，以為"一人一票"，即使如此，也不用攜帶300多萬市民的資料去會場。

最後那天，我們聽到最接近的解釋是甚麼？這可能是個習慣，即習非成是，過去這樣做，所以今年又這樣做，其間沒有人過問這個做法是否合理、有沒有很高的風險。第二宗罪是保安錯漏百出。事件曝光後，當局以"擠牙膏"的方式透露資料，綜合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提供的資料，我們得悉亞博館的保安不合理地鬆懈，就此，總選舉事務主任及首席選舉事務主任責無旁貸。之前有議員就此事件向譚志源問責，當然譚志源作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亦須負上一定責任，但若真正要為此事問責，或因此事削減薪酬，我認為首要應削減總選舉事務主任及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薪酬。在新聞曝光後一兩天，選舉事務處再透露，原來那間房間幾經挑選，才選擇了一個閉路電視不能完全拍攝的位置。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總選舉事務主任在議員質詢之下表示，一個放置多部選舉事務處電腦的房間竟然沒有保安把守。這些基本的保安安排，負責行政長官選舉應變計劃的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絕對應該知情和負責，而管理這名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總選舉事務主任亦責無旁貸。他們兩位若無須負實際責任，如何向公眾交代？道理很簡單，如果告訴我口袋中有千多元，主席可能跌在地上也不會拾回，但如果說口袋中有380多萬元，誰也會緊張，誰也會金睛火眼瞪着，取也不敢取，會召喚保安攜槍去取。今次我們遺失的物件，我想價值較380多萬元現金更高。第一，發信致歉會花數百萬元；其次，今年選民登記運動登記人數一定創新低，因為市民不願意提交資料，我現在在街上鼓勵市民登記做選民，市民表示：他們剛剛被打劫，又未有表示是否捉到兇手，又沒有認錯，現在叫我再放錢在他們處？

第三宗罪是試圖以不知情來卸責，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要求這些高級官員解釋對亞博館電腦載有300多萬名選民資料的知情情況，譚志源及總選舉事務主任黃思文聲稱對選民資料被帶到亞博館並不知情。黃思文認為或有員工在未有上級批准下把電腦帶到亞博館。我再追問，我記得尹兆堅議員亦有幫忙追問，首席選舉事務主任馬笑虹亦表示不知情，原來我們的政府有不知者不罪這塊免死金牌。

我提醒委員，按照辯論安排，這項辯論將於今天晚上約8時結束。我會約於下午4時15分請官員發言。待官員發言後，我會請提出修正案的委員再次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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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陳志全議員剛才談論的"總目163―選舉事務處"發言。我看到有兩項修正案，由於對財政預算案提出的修正案只可減少開支，所以有時真的要解讀一下同事的想法。同事要求減少開支的理由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透過減少開支——可能他們不是真的想減少的——但希望透過提出削減開支，令市民關注有關部門支出的狀況；另一類則好像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般，是真的想減少開支，特別是想以削減薪金作為懲戒。

其實，從這兩種情況可見，政府是利用選舉事務處作為政治工具，以打擊自己的政敵。

直至最近數年，大家看到一種情況，也就是綱領下第4段所說的，對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供支援，包括加強對現有登記冊選民登記住址的查核工作；與政府其他部門進行選民登記資料核對程序；推行宣傳措施，提醒選民向選舉事務處更新住址資料。對於這3行字，我們要看清楚一點，其實這裏所說的代表在這數年，政府在選民登記工作上有很多漏洞，而這些漏洞導致"種票"無日無之。

現在的情況是魔高一丈，我們的中聯辦真的是魔高一丈，高至他們可以花很多金錢，剛才梁國雄議員也提到，現時很多中資在香港買樓，原來他們買樓是"一雞兩味"，甚至是"一雞三味"。首先是投資保值，價值又可上升；第二是搞Airbnb，又有租金收入；第三是可以加插很多新選民進去。如此的魔高一丈，究竟選舉事務處就其在綱領下所述的工作，如何可以幫助我們香港人，令"種票"的情況不再出現？

但是，他另一筆帳卻是他自招的，便是搞確認書，亦即在立法會選舉時要求候選人簽署確認書。就確認書來說，只要他做了這事情，他便不再是公務員，不再是一位我們相信他是負責令這選舉有公信力的球證，因為他已經落場踢波，幫忙踢走北京和梁振英不喜歡的候選人，包括新界西的陳浩天、新界東的梁天琦，這兩人最突出。

如果選舉事務處想重新挽回香港市民的信心，我且不說實行全面普選，令整個政治制度容許市民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這當然是長期目標，但現在我們要面對的局面是，我們要守住這種倒退，因為現在北京已經赤裸到連半點民主都想消滅。剛才說的選舉事務處便是協助北京消滅僅有的選舉公信力的前線打手。

選民登記和選舉本身都是由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負責。

我們看到現時的村代表選舉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均與民政有關，其中一個例子是鄉村的劃界。區議會選舉的劃界我們固然知道其邏輯，知道當中的準則，選區是一個接一個的，即不會有一些部分是區議會選區沒有包括的。

這些修正案旨在扣減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薪酬開支，以及其辦公室和官邸的運作開支。對於這數項扣減和刪除有關開支的修正案，我全部支持。

我先談談政務司司長。

她的職責直接影響特區政府的施政，對梁振英也影響甚大。

我先談談政改。政改失敗，對香港人來說是一條很深的刺。雖然政改失敗不單是政務司司長的責任，而在政府裏，梁特首應承擔最大的責任，不過，大家也知道，"政改三人組"以政務司司長為首，所以政務司司長難辭其咎。由政府進行諮詢，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拍板推出八三一假普選框架，最初她不斷聲稱"有商有量"，大家可以討論，誰料最後一錘定音，落力硬推中央的方案，對於香港市民的意見可說是充耳不聞，令整個特區政府成為中央政府的政治傀儡。她裝模作樣地落區，只坐在開蓬車上巡遊港九新界，向市民揮手，堅決"落區不落車"，所以有人取笑她"堅離地"。

同樣，在歷時79天的雨傘運動中，很多市民日以繼夜睡在政總外，目的是要表達他們對政改的意見，但很可惜，"政改三人組"以至特區政府的其他官員，有沒有跟他們談話，以了解情況？

說完政治問題，也談談民生問題。

政府的態度可說是用完即棄，這種不仁不義的態度，我認為真的要不得。大家也看到，我們的政務司司長是扶貧委員會主席，關於扶貧的問題，必定應由司長承擔責任。

但是，有一件事是沒有突破的，便是"上樓"遙遙無期，這問題至今仍然沒有任何突破。所以，扶貧的成果在哪裏呢？

由2013年至2016年期間，貧窮率維持於14%，雖然沒有甚麼大變化，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制訂政策和政策介入，目的為何？便是要作出改善，但事實上並無改善。主席可能會質疑，這是過去政務司司長的做法，現時財政預算案跟過去的事無關，我們應討論供現任政務司司長在未來的日子使用的撥款，儘管他的任期只餘數個月。主席，正正因為只餘數個月的時間，我不相信新任政務司司長能夠作出翻天覆地的改變。其實，時間這麼短，他只會延續過往政務司司長的做法。

除了剛才提到的項目外，有另一個項目，我是非常贊同的，便是羅冠聰議員提出的編號126修正案，這項修正案針對禮賓處的開支。主席，禮賓處的開支可厲害了，去年急升了708萬元，但當中竟然有500萬元是接待張德江訪港的開支。

此外，我們看到在未來一年，禮賓處的開支會大幅增加至5,180萬元，增幅達102.8%，為何會這樣？原因是要接待參加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的訪港政要，花費共5,000多萬元，就是要慶祝回歸、招呼政要。

正如我剛才提到，很多市民不知道要工作多少年，才可以儲到100多萬元，而且大家不要忘記，現時很多人仍然要露宿街頭，連一塊遮頭的瓦片也沒有，但我們卻竟然花那麼多錢來招呼政要，我們的心究竟放在哪裏？有否體察小市民生活的苦困？

結果貧窮的人依舊貧窮，年老的人依舊老無所依。結果貧窮的人依舊貧窮，年老的人依舊老無所依。

可是，很可惜，今年預算案的公共開支卻仍然只相等於GDP的兩成，反映政府對儲備並無長遠發展及為社會謀福祉的策略。

這情況相當正常，大家不要感到奇怪。

主席，我支持所有修正案。
我會約於下午4時15分請官員發言。待官員發言後，我會請提出修正案的委員再次發言。

主席，我現就總目21，關於削減新聞統籌專員約1個月薪酬開支預算的修正案發言。為何我要削減馮煒光1個月薪酬呢？其實，以他質素之低，本應該要求他退回所有薪酬，削減1個月薪酬只是象徵式追討而已。

第一，身為新聞統籌專員，他完全漠視民情，無法建立特首和市民之間的溝通。他的公關策略質素奇低，引致"關公災難"更多於表現其真正的公關技巧，而他不但無法為本身質素很差的特首塗脂抹粉，反而令他更為社會大眾所討厭。

歷任特首的民望或高或低，例如彭定康的民望一直保持平穩，第一屆特首"董伯伯"由民望高企至慢慢回軟，但他的民望再低也不及"689"上任時的情況。這個特首的起步點已經很差，身為他的新聞統籌專員確實是比較為難，可接任這崗位的人可說是"藝高人膽大"，可惜他無疑是膽大，但技藝卻極低。只要看看他一開始是多麼惹人討厭，便知道新聞統籌專員確實難為。他尚未上任已牽涉一連串誠信問題，例如西九文化區設計比賽的漏報利益風波，還未上任已出現誠信問題。

剛上任又鬧出麥齊光和曾景文的涉貪案，整個團隊烏煙瘴氣。還有陳茂波涉及經營"劏房"和避稅，令我們不知應稱呼他為"劏房波"還是"醉駕波"，因為他之後又涉及酒後駕駛。這種種爭議，的確令身為新聞統籌專員者十分為難。且讓我們看看新聞統籌專員的職責是甚麼。

原來美國的白宮新聞秘書長在奧巴馬年代收取的年薪是173,922美元，亦即大約135萬港元，只是馮煒光年薪的三分之一。

然而，大家其實也知道連5歲、10歲以至8歲的孩子也對他嗤之以鼻。

當市民大表氣憤時，馮煒光又如何回應呢？他說那些"嬲"可能沒有代表性，把數十萬個"嬲"說成是少數人營造出來的假象。

真正想修補社會撕裂，當然必須改善民生，但特首不單沒有這樣做，還要掩耳盜鈴，說這些"嬲"並沒有代表性。梁特首曾說會帶一張紙、一支筆和一張椅子落區聆聽民意，但他結果有否這樣做？

而且，事實根本已展現在公眾眼前，公眾親眼看到他說謊、滿口語言"偽術"、無理強辯。

他在其個人Facebook專頁上傳了一些電視劇照，指稱是警員受傷的照片。

他對市民造成創傷，復在傷口上灑鹽，兼且挑撥離間、挑動民情，令民怨更加沸騰。究竟他是在幫助香港人認清"689"的劣行，還是要為他塗脂抹粉呢？有時我也不知道馮煒光究竟是人還是鬼，因為他令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689"是多麼的可耻。

其實，要市民接受一位特首，方法很簡單，只要興建更多公屋、減低年青人的學債、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訂立標準工時、尊重議會、使香港人生活得真正快樂，然後再推動民主，令特首和立法會並非藉假選舉產生，真正尊重香港人的民意。當擁有這種實質而良好的體制和施政方針後，任何人都能夠擔任梁振英或"林鄭"的新聞統籌專員，因為他們屆時只須說出事實，便可得到民望。任憑他如何把道理說得天花亂墜，任憑其語言"偽術"如何厲害至可以著書立說，但也難以挽救其民望。原因是，魔鬼永不會得到人間的認同，對於魔鬼的劣行，市民只會加以指責。即使在他的暴政下，一天又一天地作出打壓，即使他意圖待林鄭月娥上任後才施以政治打壓，他也不會得到更多人民的認同。如果"689"和"689 2.0"想得到市民的真正認同，便要改善香港人的民生，捍衞我們的核心價值，而不是顛倒是非黑白，塗脂抹粉，以為這樣便可以改變他們的形象。香港人心中清楚、眼睛雪亮，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為香港市民服務，哪些人是為權貴服務，從中撈取利益。

大家很少看到他，除了施政報告宣讀時，他會充撐場面之外，他大多數都在進行秘密工作。大家都知道中策組耗用納稅人巨款，如果說律政司司長是"東廠"，那麼中策組必然是"西廠"了。這個神秘機構只會對"689"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提供意見，無須在立法會向所有市民問責。中策組獲多項撥款進行所謂民情分析和研究。

為何一個耗用合共數千萬元公帑的中策組，可以躲起來做秘密機關？

真的糟糕，當時被指沒有權的人，現卻已成為全中國權力最大的人。

這些向美國領事館告密的人，如果在國內這樣做，會是非常麻煩，這在大陸是死罪；不止1個大陸高官在大陸被人"扣帽子"，被指與美國領事館人員聯絡，甚至說出一些國家機密，可能會被判死刑。大家也知道祖國的一切都是國家機密，大學裏的"七不講"都是國家機密。我真要祝他好運，他也不要隨便返回大陸，否則隨時可能成為首個面對嚴刑峻法的香港政府高官。

邵善波說香港的管治權是中央授予的，而香港並不是主權國家。然而，我必須指出，香港雖不是主權國家，但卻是根據《基本法》而成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原有的制度很清楚，就是三權互相監督、牽制，三權分立是實質而有意義的。否則，便會出現行政單位命令法院，行政當局命令立法會；這樣行政單位便能夠繼續為所欲為、隻手遮天，想做甚麼都可以。

其實，立法會的運作是無法騎劫的，大家也看見，立法會現時就連監察政府的機會和權力，也在建制派和政府聯手下一直被削減。

我們就是不能容忍這些事，所以我們才要繼續留在立法會內，捍衞這個在香港3個權力機構當中，唯一有民選代表的機構，在議會內為市民把關，包括今次的預算案。

當我們就此詢問中策組副首席顧問聶世蘭女士時，聶世蘭女士表示，對的，高靜芝是提供諮詢服務，但聶世蘭女士沒有回答，高靜芝究竟有否權力批准和否決任命。這是一個黑洞，是黑箱作業。中策組不但沒有盡其責任，為香港人好好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尊重法治、尊重立法，以及尊重香港得來不易的原有制度，更還要多插兩刀，還要利用高靜芝插手人事任命。因此，現時所有任命也變成"梁粉俱樂部"，看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和眾多法定組織，大夥兒坐在一起便成事了。這些法定組織和諮詢機構原本有其使命，雖然在如此過分的制度下，以往即使是"貪曾"或"老董"也好，都不會像現時梁振英般如此過分，只顧安插"梁粉"。這種做法只會令政府偏聽，令政策不能掌握市民的脈搏，同時失去了一個為香港人爭取、謀福利、做好事而體察民情的政府。

但在發言之前，我首先要感謝主席，他就今次財政預算案會議的編排可說非常恰當，亦符合議事規程。

結果，主席把這些修正案剪裁成100多項，這亦符合公眾期望。

此外，鄭松泰議員亦大力批評警隊，並提出"七警案"作為主要的理據。

所以，我認為他們批評的理據薄弱，只是為批評而批評，為"拉布"而"拉布"。我奉勸立法會反對派同事，請高抬貴手，點到即止，不要讓"拉布"對預算案造成太大衝擊。

對於梁議員建議削減該分目全年預算開支5,061,000元的修正案，我持不同意見。主席，合約最後一句寫道："如本公司對承包人不滿意，可即時終止合約，無須作出賠償。雙方在此聲明，本公司與承包人不存在僱主與僱員的關係。

外判商如無法續約，便可遣散員工而無需補償遣散費。

如果梁國雄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恐怕我和張超雄議員直接聘用清潔工的要求會變得遙遙無期。

她說每天工作9小時，但在立法會工作的情況較好，因為可享有1小時用膳時間。如果以32.5元最低工資計算，加上勤工獎，她每月有8,600元。但是，她每月得到的8,600元與她在直接聘用制度下所賺得的12,700元相比，足足少了4,000元。對弱勢社群及基層工人而言，4,000元是相當重要的。

主席，我想就你安排關於法治、管治、選舉及地區行政的這一節發言。我亦主要想就泛民主派議員的一些修正案表達我的看法。對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民建聯一如既往，本着有讚有彈及實事求是的作風對待，而泛民議員亦一如既往，不問是非，為"拉布"而"拉布"。我早前看了一齣名為"寒戰II"的電影，我認為當中周潤發有一句話也不錯，他說即使是非常時期，也不能用非常手段。今天的香港並非處於非常時期，不過泛民及"拉布"的議員卻用了非常手法來達致其政治目的，削減這麼多政府開支，損害的是誰？受損害的其實是廣大市民，特別是公務員、傷殘人士、司法機構，甚至是在囚人士的權益，均受影響。所以，我十分反對泛民議員作出這些"拉布"動作。

便是梁國雄議員，他是"拉布"常客。我知道他提出的很多項削減開支的修正案也不獲你批准。不過，我覺得主席你對他仍存有愛護之心，因為他很多項修正案實在很離譜，你其實是幫了他，不致頻頻出醜而已。梁國雄議員提出的很多項修正案其實違反其本身的政治理念，是拿小市民來開刀。所以，我認為主席削走他這麼多項修正案，其實是幫了他。讓我們看看這份文件，即在你批准梁國雄議員的修正案中，我認為梁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並沒有理會香港市民死活，在70位議員中，接受懲教署服務最多的一位議員，我相信是梁國雄議員。可是，梁國雄議員卻要提出削減懲教機構的膳食開支。

我以為梁議員早前在議會中經常幫一些在囚人士爭取權益，但今天他提出的修正案卻是相反，要削減人家所有的膳食開支。還有，梁議員喜歡吸煙，但在囚人士怎樣才有香煙可吸呢？

所以，他今天提出這項修正案，其實是自打嘴巴。其次，梁議員說要削減法律援助署的營運開支及法律援助經費。我在想，為何梁議員要削減這些開支呢？我突然想起，原來他是4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中唯一一個獲得法援的。我不知道梁議員是否想避免出現利益衝突，所以提出削減這筆開支的修正案。不過，我希望梁議員記得，多位泛民同事也表示，其實法援是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幫助小市民的，這也是他們經常說的。可是，今天梁議員提出來的這些動作，其實亦削弱了小市民在法律面前獲得幫助的權利。又是自打嘴巴，自相矛盾。當然，他稍後亦會就削減復康巴士的開支發言，但這並不屬於這一節的討論範圍，主席，我們暫且不談。還有一點我想談的是，主席你不應批准他提出要削減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開支。大家也知道，梁議員有一項紀錄，便是被主席趕出會議廳最多次的一位議員。他如此削減行管會的開支，我認為有少許利益衝突。所以，主席，我也希望你再研究一下，是否要批准他這項修正案。當然，我尊重主席的裁決，因為主席的裁決不容辯論，我只不過是提出我的觀點而已。最後，我看到有數位議員均針對香港警務處並且要削減其開支。

其實也要歸功於我們的警隊的努力。如果議員同事要削減香港警務處某些開支，他們是否想回復過往治安亂成一團的香港呢？主席，我剛才看過《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的一篇報道，據報巴西政府因為要削減政府部門開支，以致巴西警察薪酬和福利均下降，引起巴西警察罷工的風波。在警察罷工的1個星期內，某個州的謀殺案有150宗——在1個星期內——是同期的3倍。當然，我並非說香港警察會罷工，但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警方的資源被削減，我們的治安一定會受影響，警隊士氣亦會受影響。所以，我的總結是，泛民主派議員提出這類削減政府開支的行為，是置市民的權益於不顧，會影響我們小市民的生計，無非是為了他們個人的政治目的而已。所以，我不會支持他們的修正案。
主席，前兩天，我花了很長時間聆聽同事提出修正案。就財政預算案方面而言，基本上我開宗明義，仍是重複我在4月13日立法會會議上的發言，我支持今次的預算案。雖然這項《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並非盡善盡美，但也相當負責任及清晰。三千八百多億元的撥款應可用於不同範疇，包括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等方面。就同事現時提出一系列的修正案，我現在想先談談大部分議員也針對的行政長官的開支總目21。行政長官的開支是1億1,700萬元，陳志全議員直接提出將之全數削減，即削減1億1,700萬元。

因此，我反對這項修正案，我所持的理由是"失卻詳情"。

談到警察方面，開支為18億元，而陳志全議員亦建議削減其中的2億1,000萬元，但其發言內容並未提供任何理由和分項數字支持有關建議，這正是我剛才所說的失卻詳情。因此，這些純屬猜測，欠缺周詳的交代，是未經證實而旨在煽情的說話。他們不斷指控別人是魔鬼，但在形容別人是魔鬼時，並不代表自己是天使。所以，作為議員，在這個議事堂上發言，便應要負責任，說話要有內涵和有根有據。作為社會精英，我們要展示出應有的風範。

主席，局長發言後的會議時間應該直至8時為止，議員可否作多於一次的發言呢？
委員只可發言一次。
主席，就第二項合併辯論中，部分的修正案，政府有以下的回應。就陳志全議員和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削減"總目74―政府新聞處"不同項目的開支，政府反對這些修正案。有關支付政府新聞處個人薪酬及津貼開支的費用方面，政府新聞處向政府提供專業公關的意見，宣傳政府的政策和服務，為香港在境內外建立確切的形象，是香港發展的重要一環。政府新聞處擔任政府的公共關係顧問，負責政府的出版、宣傳和新聞工作。政府新聞處是政府與傳播媒介之間的橋樑，並通過傳媒提高市民對政府政策決定和工作的認識。如果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政府新聞處將會沒有足夠的財務資源在2017-2018年度支付其員工的個人薪酬和津貼的開支，嚴重影響該處的工作。有關政府新聞處舉辦香港特區政府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預算開支，以及相關宣傳工作和注入有時限撥款的運作開支方面，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是香港的特別日子，如果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政府新聞處將沒有財務資源在2017-2018年度支付有關的開支，嚴重影響政府和市民的慶祝活動。就部分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削減"總目122―香港警務處"多項設備及車輛的全年或部分預算開支，政府反對這些修正案。警隊的職責是維持社會治安，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打擊罪案等。香港的低罪案率，以及能夠作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實有賴我們這支專業、訓練有素和配備優良的警隊。警隊要有效執法，必須配備足夠的設備和車輛。撥款條例草案所載列的各種警隊設備和車輛，是警隊執行各種巡邏、反罪惡、處理緊急事故、交通管理和其他行動或任務所不可或缺的。如果這些修正案獲得通過，將會導致警方執行日常的工作能力受到嚴重的削弱，甚至不能夠執行某些任務，最終受害的是廣大的市民。此外，就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削減警務處投訴警察課的全年運作開支，政府反對這項修正案。這項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並不會改善現行投訴警察制度，相反，如果投訴警察課缺乏經費，將無法繼續妥善處理市民對警隊人員的投訴，而正在進行的調查工作亦要停止。

《監警會條例》明確賦予兩層投訴警察制度法定基礎，亦訂明警方必須向監警會提供所須的協助，以及遵從監警會根據《監警會條例》所作出的要求，包括投訴警察課須就每宗須匯報投訴向監警會呈交調查報告。如果修正案獲得通過，將會導致投訴警察課因缺乏經費而無法運作，等同廢除整個處理投訴警察的制度，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亦明顯有違公眾利益。此外，就陳志全議員、梁國雄議員和涂謹申議員在修正案建議削減警察有關酬金及特別服務的全年預算開支，政府反對這些修正案。

在不影響警隊打擊罪案能力的前提下，近年警方已經盡可能提供酬金及特別服務分目下的開支資料，例如公告懸紅賞金的個案數字和懸紅的總金額，以及支付酬金費用的次數。酬金及特別服務的開支對警方調查、偵查及防止嚴重罪案的工作極為重要，如果修正案獲得通過，將會大大打擊警方的執法能力和成效，亦會嚴重影響香港的治安和公共安全。就部分議員建議將"總目142―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有關運作開支的全年預算作不同程度的削減，包括削減用以支付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下個人薪酬開支，和削減中央政策組政策及項目統籌處、禮賓處和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2017-2018年度的開支預算等，這些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是會嚴重影響總目142下各辦公室和政府總部的日常運作，特區政府反對這些修正案。總目142涵蓋不同綱領的工作，效率促進組設立了1823，提供24小時一站式的服務，為市民解答有關22個參與部門的服務查詢，並接收市民對政府政策局或部門的投訴，擔當部門和市民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政府檔案處除了制訂和推行政府案管理政策及計劃，以及向各局或部門提供意見和支援外，亦負責鑒別及保存具歷史價值的檔案，並為公眾提供研究及查閱的服務。禮賓處則專責處理與外國領事團有關的日常事務，並作為外國領事團和政府之間的聯絡橋樑。

以上所述的工作及向市民提供的服務，有賴各級公務員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削減總目142用以支付薪酬開支預算的修正案，將會嚴重影響以上的工作和服務，打擊公務員士氣。至於議員針對個別組別或辦公室的修正案，政府希望作出重點回應。中策組的工作，包括分析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民生議題，為政府提供跨政策範疇、前瞻性與策略性的政策建議。中策組統籌每年施政報告的撰寫，並通過進行民意調查、焦點小組討論等方式掌握社情民意，為政府提決策參考。中策組同事為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策發會提供平台讓社會上來自不同背景的一群精英，能夠與政府一起探討關係香港長遠及整體發展的重大課題，為以後制訂政策提供穩固基礎。此外，中策組透過不同渠道促進社會進行公共政策研究，鼓勵以理性及客觀的態度討論及研究公共事務。為拓闊公共政策研究及討論視野，中策組不時舉辦研討會和會議等，邀請內地、海外及本地的著名專家、學者交流意見，讓雙方都有裨益。中策組在政府內扮演着重要及獨特角色。

2017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是一個重大日子。一如以往，每逢5周年、10周年的慶祝活動都會較為大型，20周年亦不會例外。因此，我們要為訪港出席20周年慶祝活動的顯要一盡地主之誼，為訪港顯要提供適當的接待和禮遇。2017-2018年度，禮賓處的預算開支包括5,500多萬元為接待訪港出席特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顯要開支。這數字僅屬現階段的估算，是基於運作、保安及禮賓的考慮而定。預算開支將用以支付歡迎、歡送的儀式、酒店住宿及膳食、交通、保安安排，以及其他相關支出。個別修正案建議將有關禮賓處的開支預算削減約58%或100%，將會嚴重影響禮賓處，甚至使其不能繼續運作。為協助候任行政長官組建新一屆政府的領導團隊，制訂新政府的施政計劃，以及與現屆政府做好交接安排和廣泛聯繫的各界，我們參考了2012年的安排，為第五任行政長官當選後設立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至2017年6月30日為結束。設立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是有其實際需要的。我必須指出，政府由於中環、金鐘及灣仔北一帶沒有合適的政府物業可騰出使用，因此才租用商業大廈作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我們已採用簡約原則為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安排必要的裝修工程，亦盡量使用可以拆除及重用部分裝修物料，以達至減低工程開支及物盡其用，亦方便日後可進行還原工程。裝修工程的開支由原來估算的1,495萬元減少至920萬元，減幅達38%。另一方面，我們從不同政策局借用傢俬供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短暫使用，亦借調其他項目的電腦設備，供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使用。當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運作結束後，我們會收回傢俬供其他辦公室使用，以及調配電腦設備予其他項目。削減總目142下相關撥款的各項修正案會對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運作造成嚴重影響。就郭家麒議員及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削減總目163有關選舉事務處人員的薪酬預算開支，政府反對這項修正案。選舉事務處為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協助選管會有效履行在《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的法定職能，以確保選舉公開、誠實，以及公平地進行。修正案建議削減有關選舉事務處人員的薪酬預算開支，這必定嚴重影響選舉事務處，以至選管會履行其法定職責。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否決第二項合併辯論中所涉及的修正案。

相關修正案的編號是140，由羅冠聰議員提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4削減184,858,000元，相當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全體人員的全年薪酬。我傾向支持這項修正案的原因可能與羅冠聰議員有些不同，我相信他的着眼點可能集中於局長在香港政制問題上擔當的角色。一如大家所知，譚志源局長與"林太"及袁司長組成"政改三人組"，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如何令香港市民失望，已是眾所周知。甚至可以說，譚局長和另外兩人不單沒有盡力代表香港人反對八三一決定這種如此極端的篩選模式，還要反過來推銷一個以八三一決定為前提的政改方案。但是，我今天的發言重點是在內地事務方面。我注意到財政預算案中有關總目144的部分的第9段提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角色包括加強與中央政府、內地各省市政府和其他部門的聯繫和溝通；為在內地遇事的香港居民提供可行的協助；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申請換領香港特區護照並領取護照等。

我想談談最近一次經驗，那就是圍繞機場第三條跑道的承辦商涉嫌使用次貨機砂的醜聞。

陳志全議員昨天在有關香港天文台的發言中指出，香港必須就輻射監察投入更多資源。不過，我想提出若要在香港進行輻射探測，查明有否"爆標"及是否瀕臨災難時，我們其實已大難臨頭，無路可逃。

我們能夠得知大亞灣核電廠情況的原因，是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是投資者之一，亦即香港人有份投資，所以便可透過中電了解大亞灣核電廠的狀況。然而，同一時間，與大亞灣核電廠地理位置相若並設有4個核反應堆的嶺澳核電廠，至今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官方資訊。

無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保安局和環境局，全都與此有關，但他們卻聯手製作一個黑箱。香港人很希望香港政府為我們打破中國核電發展這個黑箱，為我們提供一些應得的資訊，而不是與中國政府一起蒙蔽我們，令香港市民對核電風險的意識一直處於低下水平。

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言論自由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香港是這項公約的締約方之一，而《基本法》亦清楚保障了言論自由。當然，本港並未訂立資訊自由法，但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做的事。我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因此必須藉辯論財政預算案的機會告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如你們不負責任，我們必會追究。

我現在要忠告局方人員，如你們能聯絡中國相關單位如中國廣核集團，便應聯合香港的保安局、中電及環境局與之一同檢視大灣區內現有的最少10個核設施。

關於它們的興建程序、運作的定期報告、輻射監測形式和資訊、風向、核零件物流、核廢料及核燃料物流、應變機制、通報機制、賠償法規、停廠法規及程序、續牌法規及程序、知情權的保障法規、勞工及環境法規等，我認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責任牽頭作出連繫，從而建立一套資訊機制。

我謹此陳辭，支持羅冠聰議員提出的第140號修正案。

劉小麗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代理主席，梁志祥議員剛才質疑我們的修正案都是瑣碎無聊，其實我十分不明白，因為我的修正案全部都是就特首和一些問責官員來衡工量值，覺得他們做得不好......代理主席，梁志祥議員剛才質疑我們提出的修正案都是瑣碎無聊，其實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就總目21及122提出的修正案，都是引入衡工量值的精神，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們的首長和局長做得不好，我們只是要求削減他們少許薪酬而已，我不明白有甚麼是瑣碎無聊。或許他覺得1個月的薪酬是瑣碎無聊，對嗎？所以，可能我應該不要如此溫和，而應動議要求他們交還多年來的薪酬，甚至扣減局長未來的薪酬，是否這樣便不瑣碎無聊呢？

當官員獲建議加薪12.4%的時候，建制派議員全部都說這是至關重要，但為何我們建議削減官員薪酬便變成瑣碎無聊呢？說到底，道理便是權貴和官員的利益大過天，所以削減薪酬不行，加薪則至關重要。其實我覺得削減他們的薪酬是合情合理的。

例如他如何干預傳媒，不斷發出警告信指傳媒誹謗；又或香港數碼廣播的停播風波，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照的風波亦掀起巨大的爭議；政府亦嘗試強行通過"網絡廿三條"，令網民受驚打壓；亞洲電視的欠薪風波亦處理失當；在施政法制方面，人大八三一制訂假普選，引發九二八事件和雨傘運動，但政府不但沒有平息民意，甚至發放87顆催淚彈，挑動民情；高鐵"一地兩檢"涉嫌違反《基本法》，引起爭議。這些是公平的說法，是梁振英任內發生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在他任內期間，不單特首民望不斷下跌，甚至我們對香港和中國的前途信心淨值，以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全部皆不斷下降。究竟一個這樣的特首，為何我們不可以衡工量值，扣減他的薪酬呢？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尚未說完，他一上任便引起"反國教運動"，他又或叫我們不要捐錢予本地大學，其實亦是企圖閹割大學的自主。還有更嚴重的是，對於我們土地上的摧殘。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龍尾灘發展的爭議，啟德發展計劃中體育城的爭議，甚至說要開發香港郊野公園，這些都是市民極度反感的事。還有土地運用方面，政府無故花1,410億元興建第三條跑道，繞過立法會，這些都引起市民反感；港珠澳大橋強行興建，但安全和施工全部做得非常差劣，醜聞連連；高鐵超支也令市民反感。

其實不是，他有一個內閣，稱為行政會議。但是，行會很有趣，它跟特首一起作出決策，但只有決策，沒有問責，所以，我們便要在薪酬上令他們衡工量值。

梁振英上任前說沒有"唐營"和"梁營"之分，只有"香港營"，但我們看到根本引入的全部都是"權貴營"，全部都是支持梁振英，一些唯命是從，狼狽為奸的人物。我不逐個點名，但我們看看行會做過甚麼。行會有一樣很特別的東西，便是有保密協議，例如最具爭議的事件是2013年港視發牌的問題。明明在發牌時，通訊事務管理局表示會發出3個牌照，通訊局事先已作出周詳的考慮，進行了公眾諮詢，如果行會要推翻這項建議，想改為發出兩個牌照，正常做法應該是將建議發還予通訊局，然後重新進行公眾諮詢。但是，很可惜，行會竟然繞過這個程序，破壞了香港人一直珍視的制度和我們的核心價值。當議員聯署要求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條例》來調查究竟電視牌照的風波發生甚麼事，梁振英便厲害了，他說行會的決定是保密的，以保密原則為由，拒絕公開政府不發牌予港視的理據。很明顯，這便是梁振英的語言"偽術"了。是否所有行會的決定皆不能披露，即所有重大的決定皆不能披露呢？其實，行會的保密制度由香港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8條可見，按其規定，行會成員須於獲委任後作出盡職誓言，承諾除獲行政長官的授權外，決不向任何人泄露行政會議的議程、討論內容及基於行會成員身份而獲得的任何文件。換句話說，很簡單，只要"689"特首批准，根本這些事情便可以公開討論，這便是"689"的驚人發明，在他任內作出的種種不合理決定，以及其內閣作出的種種令市民反感的決定，原來均在其要求下不能披露。所以，這個內閣不跳船的話，便等於狼狽為奸，以衡工量值而言，應該扣減他們的薪酬。

例如，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無緣無故獲建議調高至180元，加幅達八成，對基層而言，確實是一大筆費用，但行會就這樣便通過了；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的建議繞過立法會，直接獲行會批准，其實機場三跑是何等荒謬的建築，市民都知道，行會在此完全沒有替我們把關；巴士可加可減機制亦如是，其實交通費極影響民生，但行會成員似乎是一枚橡皮圖章。所以，我要求削減行會內非官守成員1個月薪酬，基本上，真的已很包容，只是象徵式的引入衡工量值的精神，我並非希望令這個"熱廚房"更難找人參與，而是希望特首或下屆特區政府施政能得以改善。

很簡單，在這數位處長任內，警員和警務處的民望其實越來越低。警隊民望建立了40年，讓市民對我們的警隊很有信心，但竟然可以在數年間"一鋪清袋"。所以，扣減他們的薪酬是理所當然的。七警毒打曾健超，以及朱經緯胡亂毆打途人事件，難道這些不是警察的害群之馬嗎？可是，我們的警務處處長站出來說甚麼？"這句話真的可謂衝出國際，令我們警隊的尊嚴盡喪，難道扣減他們1個月薪酬是如此過分嗎？這才可稱為衡工量值，亦希望下屆負責人能做得更好。

行政長官又不是港督，為何需要這麼奢華的別墅呢？不錯，粉嶺別墅是歷史建築物，所以我也不會要求拆卸它，但其相關的土地卻厲害了。如果不說大家也不會知道，原來它是新界東北發展規劃中另外一個可行方案，相連粉嶺別墅的用地便是高爾夫球場，我們以很廉宜的價錢利便權貴，有這麼多土地，讓他們閒時可以玩玩高爾夫球。

然後，把我們的居民趕出，讓"劏房戶"入住，而那些被趕出的居民則被迫成為"劏房戶"，所以根本就沒有解決問題。但是，富人的高爾夫球場就繼續浪費土地，這便是你們所作的種種惡行。有建制派議員剛才發言指我們對特首及政府的批評沒有道理。因為你們閉上了眼睛，看不到市民所受的苦，無論是橫洲還是新界東北的居民前來立法會跪求你們，告訴你們村民被你們迫死了，但我看到你們這些官員的樣子均木無表情，因此你們才會覺得我們這些批評毫無道理，因為你們的政策殺人不見血，草菅人命。所以，扣減你們的薪酬是希望你們反思，究竟自己有否真心誠意為香港人服務，還是你們只是為你們的個人利益服務？請你們睜開眼睛看清楚，殺人不見血的一些政策如何殘害香港人。我謹此陳辭。

結果引發社會更撕裂的問題。他這種引起、挑起矛盾、製造對立的方法，看在中央政府的眼中，其實亦是不被接納的。如果被接納的話，怎可能不讓他參加今屆的特首選舉呢？梁振英當然對不讓他參選特首而委任他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事沾沾自喜，這進一步反映了他的無能及無知。他在這1個多月裏大吹大擂的說香港的未來要建築在大灣區的發展上。如果梁振英真的懂得中國的國情，以及了解中國未來發展所面對的困局的話，他應該清楚知道，大灣區的發展必須利用香港擁有與國際接軌的平台及核心價值，以香港的文明社會、普世價值的方向，帶領大灣區的發展路徑。中國有不少霧霾城市，而作為全國政治首都的北京，已經面對揮之不去的霧霾問題；上海現時同樣面對過度發展之下所帶來各種城市建設的問題。客觀上，我們身處的南中國還有少許空間及可能性，建設一個宜居的城市。這裏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是必須緊記的。第一，不可以過度發展。第二，不可以重蹈北京、上海過度發展之下引起的自然及環保災難的覆轍。然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全世界的所謂灣區發展的過程裏，均要有一個定位。對於中國來說，這個定位就是需要一個能夠與國際接軌的城市，這正好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能夠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但是，以梁振英的伎倆，他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足以令到香港成為下一個發展階段裏的重要城市嗎？如果是足夠的話，"一國兩制"的價值又在哪裏？所以，我認為梁振英這種思路完全反映了他的無能，以及只懂得一直面向北京的想法。他甚至未摸清楚中央政府整體布局，國家期望香港應有的地位是甚麼，如何妥善處理香港的內部矛盾問題，以及我們應該從甚麼角度及扮演甚麼角色定位來領導、改善、改變、優化國內城市，特別是大灣區或沿海城市走向國際。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梁振英在管理香港的過程裏，由於受到很多建制派的不斷支持，他無須深思熟慮政策是否真的造福香港社會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及判斷。例如當香港社會均認為"一男子"不應拒絕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指香港應該可以向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發出一個新的免費電視牌照，"一男子"——"一個男子"便決定不作批准。此舉所帶來的影響其實非常深遠，一方面影響到香港政府經常強調，香港社會要推展所謂創意工業裏中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元素，就是重新讓電視業能夠有新出路。另一方面，這亦反映了政府對香港社會管治中，往往以政治凌駕一切應該有的客觀經濟定律及社會需要。對於這種影響深遠的程度，究竟特區政府有否撫心自問，做過任何檢討呢？

作為看守政府，以這種態度來對待未來的新政府對過往政策的審視的想象，這種做法是否一個合格、稱職的特首應該做的行為呢？對於梁振英經常自詡為香港市民謀幸福時，究竟他所做的事情，有哪一部分令香港社會有所改善呢？

我們勸誡特區政府，既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無辦法解決因全中國及海外熱錢流入所帶來的投資需要，無法處理房地產的問題，那麼政府便應改弦易轍，正視香港人所需，提供市民可承擔的住房。換言之，政府的責任應該是以興建公營房屋，包括出租公屋、資助房屋、居屋為主，令香港市民能夠"有瓦遮頭"。

但是，難道我們所提的意見，就不是意見？難道我們所指出，應該分開市場處理投資的需求及香港市民的房屋需要，就是錯誤決定和說法？但是，政府說來說去都說不可以，說他們也要考慮私人房屋市場的需要。

在座的局長，請問你們買得起嗎？

當然，你們可能有很大的借貸能力。但是，有多少人好像你們有這種收入水平呢？如果是這樣，難道我們整個房屋市場，僅僅是為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所設？難道對特區政府來說，我們的房屋市場是要為全香港最高收入的5%市民提供房屋，而對其他95%的市民卻置之不理？讓餘下95%的市民面對沉重的加租、樓價飆升、居無定所的壓力？

但是，它卻不是這樣做，它堅持要先易後難，首先要讓一群在當地一直生活的民眾離開自己的居所，來成就4,000個單位；對於餘下的棕地上作業的其他人士，它就說需要時間慢慢考慮如何將這些經濟活動予以補償安排。因此，要分成第二期、第三期及第四期的計劃。所謂"先易後難"，說得直接一點，就是欺善怕惡的表現。其實，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在過去5年，在梁振英的管治下，正好以欺善怕惡作為管治理念。善的意思，是指他對於善良的香港市民，肆意踐踏；惡的意思，是指他對於既得利益者，肆意縱容。所以，我認為......他完全不值我們向他支薪。

梁國雄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梁國雄議員，我再次提醒你，你現在應就你或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發言，但你由開始發言至今，一直就主席的裁決發表議論。

就着這部分關於"法治、管治、選舉及地區行政"的辯論環節，我提出了4項修正案。我的修正案包括，第一，削減中央政策組的全年預算開支；第二，削減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預算運作的開支；第三，削減政務司司長餘下3個月任期的薪金開支；及第四，削減財政司司長3個月薪金的開支。代理主席，我必須解釋，為何我們要削減這些開支。朱凱廸議員在第一次發言時，初步探討過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很多市民不理解，為何議員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修正案削減公共開支。其實我們的公共開支應該用於促進公益的事務上，無論是投放在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公共房屋、醫療和教育，都是必然和必需的，甚至應該是用於我們認為不足的服務上。

立法會議員可以批准或不批准政府的預算案，但在過程中，我們對預算案作出的修訂只能削減而不能增加開支。我希望電視機前的公眾明白，立法會議員不是想搞破壞，我們的權力受到限制，若要提修正案只能提出削減開支，情況十分荒謬。在法治、管治、選舉及地區行政方面，有否一些開支是多餘，值得削減的呢？理論上應該沒有，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投放更多資源，令我們的管治得以改善，法治得以彰顯。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社會需要有一個平衡，更重要的是權力的制衡。我們現正進行的辯論其實也是一種權力的制衡，立法會在通過或否決政府預算案的過程中，便見到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的制衡。立法會希望通過民選機制，讓市民通過"一人一票"選出的代議士，反映意見。在政府調撥公共資源，行使行政權時，也要受到我們的制衡，令他們聽到市民的聲音，希望他們不要投放那麼多錢在修橋補路或"大白象"工程上，而要投放更多資源予有需要的社群，這便是一個制衡過程。不過，很可惜，這個制衡是失敗和不成功的，是必然失敗的。

所以，我今天提出的4項修正案，一定只能是一種帶有一點抗爭性和抗議性的修正案。

但我也要提出，便是要表示我對這份預算案，甚至是政府整個管治的不滿。正如我的同事建議削減行政長官的薪金、行政會議運作的開支或警務處的開支等，都是抗議式的修正案，讓我們表達現時的管治水平如何。今年是回歸20周年，政府表示要盛大慶祝，撥款6億4,000萬元，舉行超過320個慶回歸的項目。

我們的整體貧窮率接近20%，老人家和殘障人士的貧窮率達45%，在政策介入後仍然有三成長者和殘障人士貧窮，值得慶祝嗎？我們慶祝有近萬億元的儲備？慶祝我們的快樂指數可與中國大陸比擬，但輸給其他亞洲地區，包括日本、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快樂指數是甚麼呢？聯合國定出6個原則，看看該地方的公平性，包括社區支援、自由度、預期壽命、國民生產總值、有否貪污，以及社會是否慷慨。

聯合國的專家表示，快樂或幸福指數高，代表這個地方的人民對政府有信心，對社會抱有高度的信任，以及不平等的情況較少。很可惜，香港在這數方面做得極差，這就是政府管治失敗的必然後果。

我們如何分析現時社會的需要？我們如何令香港人能夠生活得更好？我們利用自己的資源，要讓整個香港社會更加快樂，令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有盼望、有憧憬、有機會和有發展。

他們均是癌症病人，服用的標靶藥不包含在《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中，甚至不在安全網補助的藥物名單之上，他們於是找基金會幫助，乞求公眾人士的支援。

我最近也曾進入公立醫院，看到那種慘況，那種類似戰地醫院的慘況。再看看其他......代理主席，我會留待在下一節有關社會福利的辯論中，詳細討論市民，尤其是弱勢社群的需要。

香港人工作辛勞，現時在樓上等待我的數位病人，他們在香港努力工作數十年，有人過去在紗廠工作，都是基層市民，辛辛苦苦將孩子養大，到今天卻不幸罹患絕症。

其實我們整個過程......

我們明白這些力量是微弱的，是不能阻止大局的，不過我們必須要堅持，今天這些辯論是不會白費的。
羅冠聰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羅冠聰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主席，我留意到有議員要求削減警隊不少的開支，包括設施或個別人員的開支。我很擔心如果進一步削減其開支，會令警隊希望透過外間的籌款獲得更多資源，用作購買設施或福利。主席，這是因為我在昨天提出書面質詢，問及過去數年紀律部隊人員究竟獲得外間多少捐款。我很簡單對大家說說，其中我發覺香港警務處於過去3年在多個紀律部隊中，獲得最巨額的捐款，涉及單一捐款1,500萬元。這捐款數字令我十分震驚，我很難明白，是否警隊的福利太差，是否立法會批准給他們的開支不足夠，令他們要在外間籌措1,500萬元的單一捐款，而該捐款人的身份是甚麼呢？還有，主席，除了此1,500萬元外，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也有500萬元的單一捐款，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亦有500萬元單一捐款，相對而言，其他紀律部隊，例如香港海關最大的單一捐款亦只是50萬元而已，入境事務處更低至只有15萬元，最低的是飛行服務隊，只有5,000元，廉政公署作為紀律部隊似乎沒有有關的捐款。我很擔心，主席，一個紀律部隊可以接受如此巨額的捐款，是會影響其執法能否做到不偏不倚。不單是實質上，亦是觀感上，市民大眾會否有一個觀感，會否因為如此巨額的捐款而影響他們對警隊的印象呢？所以，主席，我對於有議員表示要進一步削減他們不同的開支，我是有少許擔心，我擔心如果再削減，警隊會否在外間籌措經費呢？其實是不應該這樣做的。主席，我另外亦留意到，有議員要求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開支，例如朱凱廸議員要求削減行政長官的個人薪金的一半開支。朱凱廸議員，不知道我是否遺漏聆聽你的發言，我不太明白為何是削減一半，因為以梁振英的表現來說，沒有理由是削減一半，應該是削減全部，因為他對香港遺害太大，他"貼錢"做特首我也不能接受。所以，我其實不太贊成你要求削減他一半的薪金。

主席，在這節辯論時段，我會就有關總目144編號143的修正案發言，其目的是要削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內地辦事處及其轄下的聯絡辦事處在內地舉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的慶祝活動的全年預算開支，總額為4,093萬元。今天是值得大家銘記的日子，因為今天梁振英政府在回歸20周年之際，進行政治打擊三步曲的第三步。第一步是將佔中三子及其支持者冠以極不對稱的嚴重指控；第二步是昨天的"梁游"事件：當時仍在履行立法會議員職務的兩位前議員，被控以極荒謬的非法集結罪。今天，梁振英政府再進一步，控告9位因抗議不公義釋法而參加遊行的民主派朋友，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主席吳文遠及一些學界領袖等。

警隊不是一直聲稱會將重要消息保密嗎？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竟要求立法會撥款4,093萬元，在內地慶祝特區政府成立20周年。

難道要慶祝"一國兩制"蕩然無存嗎？慶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屬空談嗎？慶祝所有假象都已變成事實嗎？

回歸20年，民心背向，香港人對於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心盡失。政府一直宣傳，呼籲大家要愛國，要有愛國情懷，但香港的年輕人卻背道而馳。在這種情況下，要我們撥款超過4,000萬元，究竟想慶祝甚麼？如果是想趁機向全中國宣示為何要捍衞"一國兩制"，便須根據《基本法》為走在中國最前、處於世界接軌處的城市製造平台，令未來的中國還有機會——即使是做實驗也好——看看能否藉此回復一個真正強大國家的面貌，還給人民最基本的權利。寫在中國憲法中的所有公民權利，無一實現，言論自由在哪兒？在微博發文，竟會被控以尋釁滋事罪或顛覆國家政權罪，並被重判。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只是以讀書人身份寫了一份《零八憲章》，道出真相，便被判監11年。自去年開始的"7.9大抓捕"，當局用種種方法不斷使維權律師、民運人士"被消失"，甚至因應一些完全沒有證據的指控，無理把他們非法拘禁。

有哪些事情是令所有香港人，以至中國人有任何愉快感覺的呢？如果泱泱大國懂得思考，便明白到香港是一個經過長時間民主洗禮的地方，大部分市民都明白要求同存異，尊重法治、尊重選舉。

但是，最低限度到了今天，香港大多數的政治活動都是和平的，少數使用暴力的行動其實得不到大多數市民的認同，甚至民主派內也有很多人不認同。大多數的香港人明白和平地提出訴求是很重要的，顯示出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政治進程可以在香港實行。

其實不止一次，很多學者也曾指出，中國要在將來真正成為亞洲以至全世界稍為受尊重的國家——我不用"強國"一詞——她必須履行政治改革。早前的國家領導人實行有時限的任期，包括胡錦濤或再之前的領導人的兩任制，這個制度可能隨時在"十九大"之後未必能保存下去，再加上過去一年多兩年來嚴重打壓的緣故——越接近"十九大"，打壓便越嚴厲。

大家也知道，選舉事務處一再令香港人失望。在特首選舉的"亞博事件"中，有關378萬個選民的資料遺失了。當時選舉事務處報稱資料放在一個已鎖上的房間內，但為何一個小圈子選舉，只得1,200名選委，卻要將370萬人的資料存放於電腦中呢？不僅如此，選舉事務處過往多年在處理"種票"的事情上，都採取極為被動或俗語說是極""的方法處理。包括資訊科技界，這次竟出現有72個人涉嫌"種票"的情況。大家亦記得在2015年，數個政黨發現有多宗懷疑"種票"事件，包括在西環4座丟空的舊樓內竟有79名選民；在荃灣，有護老院內已離世院友被登記成為選民，另有5間護老院接近40名長者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成為選民，但選舉事務處卻視而不見。有報道指出，當郭天立致電選舉事務處舉報一宗懷疑虛報的選民登記時，職員回覆指："沒有辦法了，選民登記冊已經發出，只能發信叫他不要投票，因為投票便屬違法。

主席，我會就修正案編號124，即總目142，關於中央政策組的全年預算運作開支發言。

我不知道局長的回應是否曲線表達了政府的立場，我認識局長一段長時間，他是很聰明的人，如果連他也想不到方法為中央政策組抵擋"兩拳"，它也相當"抵打"。我在上一次發言時已經說過，中央政策組在過去，尤其是過去5年，在協助政府的工作上表現欠佳，這個也不是主觀的看法。主席，第一，它事實上交不出成績，很多調查研究都以屬內部資料為由來辯解或開脫。

但是，有關"人馬"是甚麼人呢？大家都知道，無論是首席顧問或是屬於全職的顧問，都是"梁粉俱樂部"的人或一直是親建制陣營的打手。

它進行這麼多研究，掌握民情，本應做到一點工夫，但它卻做不到，最後連累政府的施政。

我對於諮詢委員會已經很不滿，更何況是達到政府智囊團級數的中央政策組，看到它也淪為這種貨色，實在很可笑。

主席，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知道以局長的才智，他也是候任政府的熱門班子成員，也有報章這樣報道。

整體成本或研究員的規模是否都是一樣，不會有任何變化呢？這一點很奇怪，給我的感覺很不好，好像一個定期支薪的機制。

主席，我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意見。

他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第一，網絡攝影師，我不知道他有多專業，是否用很專業的相機拍照，但我在新聞片段中只見他拿着手提電話，以不同的角度替特首"高炒"、"低炒"地拍照，可能有此需要。

在選舉期間，有很多選民找我投訴，還有就着近日再次被人炒得熱烘烘的"種票"問題投訴。

主席，你說如果議員不要求點算法定人數，而議員又很有質素地因應修正案進行辯論，今天這一節是第2項辯論，有14位議員可以提出總共85項修正案，而我自己提出了13項，但今天我只是發言了兩次而已。有議員剛才指我們提出的修正案沒有提供充足理由——我記得是何君堯議員——他說得對，其實我提出的每一項修正案均希望可以提供充足的理由，令市民和議員明白，為何我要提出這項修正案，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但是，我這個實驗是想告訴大家，主席，在你的框架下，我們已甚少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即使每人爭取發言機會，也不能夠向大家解釋我們的修正案。我珍惜時間，繼續就修正案編號174發言。

大家看到的客觀現實是，即使我們沒有點算人數或甚少點算人數，仍未有足夠時間向大家解釋我們的修正案，你們明年就不要說："'慢咇'，你提出了10多項修正案，但又沒有作辯論和解釋。"雖然我們已盡了最大努力，想爭取最多時間向大家解釋，但始終解釋不到——在這個時間框架下解釋不到。我珍惜時間，繼續就修正案編號174發言。我希望可以很詳細地解釋給大家知道，為何我要提出這項修正案，亦希望民主派和建制派均會支持這項修正案。如果你只選擇支持我一項修正案，請你支持這一項，或有關削減全港性系統評估考試試卷印刷費的修正案。我要削減總選舉事務主任及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薪酬，因為我概括了6宗罪，我在上一節已提及3宗，包括做事違反基本常識邏輯，即攜帶全部3,800萬名選民資料往亞洲國際博覽館；第二宗罪是保安錯漏百出；第三宗罪是試圖以不知情來卸責。很多人會說不知者不罪，首先我覺得不知情不能作為卸責的藉口。讓我作很簡單的比喻，我相信大家也會認同，如果今次這件失竊選民資料事件並非在選舉事務處發生，而是在任何一個選舉參選人身上發生，你覺得後果會如何？這名參選人一定會受千夫所指，要承擔政治責任甚至法律責任。雖然我們控制的選民資料只有姓名、地址和email，但如果告訴大家遺失了這些資料，這可大件事了。

所以，作為一名主管人員及項目負責人員，絕不能用不知情作為卸責的理由，應當為不知情負上管理失當的責任。第四宗罪是道歉欠缺誠意，難釋市民怒氣。在2017年3月30日，選舉事務處向全港300多萬選民發出信件和電郵——當然，亦有人指責那些信件是浪費金錢及不環保——以總選舉事務主任的名義發出，非常官腔，誠意欠奉，更沒有問責精神。這封信真正致歉的句子其實只有一句而已，便是"我們就事件對選民造成的不便和困擾衷心致歉"。不少市民憂慮，選舉事務處以如此粗疏的態度來處理手提電腦，又不必要地把這300多萬名選民資料存放在電腦內，是否道歉便可了事呢？如果有人因此而有任何損失，除了向盜取資料的人追究外，還可否向選舉事務處及我們這個特區政府追究呢？

我想請問，大家是否接受這個不用付出任何代價的道歉？況且，在整封信中，總選舉事務主任不曾提及也未有承認自己有錯，只表示為困擾致歉——現在香港市民也很困擾，不知道個人資料會否被人用作不法用途。第五宗罪是試圖隱瞞事件，漠視市民的知情權。選舉事務處在3月27日發現電腦失竊，但事件發生後，不是它主動公布消息。在3月28日晚上，有傳媒收到消息，報道相關的新聞，並向選舉事務處查詢。選舉事務處在當晚10時05分才發表題為"選舉事務處回覆傳媒查詢"的新聞稿，初步交代事件。發生如此重大、對市民有切身關係的事故，第一個公布消息的不是政府，而是傳媒機構，在傳媒機構獲得消息後，政府才作宣布。我十分質疑，如果沒有傳媒報道，政府會否或何時才會主動公布這消息呢？大家覺得這是否總選舉事務主任，以及負責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責任呢？因為他們沒有主動和及早發放這個消息。最後一宗罪是試圖淡化事件，誤導公眾。自事件曝光後，政府不斷強調電腦有雙重加密，很難破解，數百年也不能破解，想淡化事件。但是，很多資訊科技界人士也指出，政府是過於"大安旨意"，其實只要匪徒有電腦，而電腦內也有其他程式，亦可能有方法破解加密系統，獲得內裏的資料。事實上，發放"很難破解"的信息是誤導公眾，想淡化事件，降低市民的警覺性，所以我覺得這兩位選舉主任亦要負責。接着說回在4月11日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不少建制派議員也義憤填膺，嚴詞質問總選舉事務主任和首席選舉事務主任。建制派和民主派均提出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議案。黃定光議員在席，我記得我也支持黃定光議員的議案，他的議案措辭是："選舉事務處遺失全港300萬選民資料事件，影響嚴重。

"莫乃光議員的議案措辭是："本委員會強烈譴責當局處理市民的個人資料時行政失當，並要求相關官員問責。"看起來，黃定光議員的用字較莫乃光議員更強硬和有力，他要求懲處失職的官員，不單要求官員問責，兩項如此強力的議案均獲事務委員會一致通過。可惜，上述議案並無法律約束力。但是，我今天的修正案則不同，因為我的修正案是修訂《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且具法律效力，可以懲處失職的官員，向相關官員問責。剛才有建制派議員批評指，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都是瑣碎無聊，當然，大家政治立場不同，你對我們提出的修正案作出批評，我是明白的。

不過，可能有人會說，政府在這些修正案中只會削減總目內的金額，而不會達致議員的目的，即使支持了，亦只會減少選舉事務處的資源，選舉事務處可能亦會調撥資源，繼續發放薪酬予二人。但是，我必須指出，這項修正案涉及的款項非常少，只是3,160,950元，相對於選舉事務處全年的撥款開支5億5,400萬元，只是1%而已，絕對不會影響選舉事務處的實質運作。但是，如果無論建制派或民主派議員均支持我這項修正案，便會成為首項被立法會通過削減開支的修正案，必定成為新聞頭條，亦能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選舉事務處和兩位相關的負責官員發出很大的信息，令他們二人承擔政治責任，而我相信選舉事務處亦不會因此不發薪酬給二人。我希望大家這次真的可以打破門戶之見，不要因為是陳志全，而陳志全是"拉布"的，因為是為"拉布"而提出的，便不支持這項修正案。今天我聽到不少建制派議員發言，這是好事，我亦聽不到他們就我這項修正案有任何反對意見。我想再次說，你可以說我其他修正案，例如削減警察、特首辦開支、癱瘓政府的修正案沒有意思，但我這項針對總選舉事務主任和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修正案，是絕對針對失竊選民資料事件而提出的。我亦希望政府盡快根據我們在事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向我們作出圓滿的交代。我謹此陳辭，希望大家支持第174項修正案。